另一方面，教育部在本年初公布《2017年工作要點》，該等要點包括"全面落實中央對港澳教育工作的各項任務"。然而，《基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管理的事務；第一百三十六條訂明，特區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教育的發展和改進的政策。

局長的主體答覆是這樣說的，"出於尊重對方，我們不宜單方面公開這類會議的相關文件或具體引述會面內容"。

但是，對方又如何呢？

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的關注是，交流合作是可以的，但我們不接受超出交流合作範圍的事情。究竟今次或以後會否將相關的內容向上級報告，以及用某種方式透過立法會向公眾交代交流的情況？

中共要操控意識形態，除了操控新聞界，更重要的是操控教育。

局長剛才提到有一個"會商機制"，又說不能公開"會商機制"的會議內容。但是，我們看到，舉行了"會商機制會議"之後，香港的教育實際上出現了不同，例如教育局正更新《中學教育課程指引》，突然增加了一些《基本法》的......

教育局正更新《中學教育課程指引》，突然新增一些《基本法》的時數。我舉出一個例子，在教授《基本法》、普選行政長官的時候要問，究竟普選特首是否萬能等問題......

主席，就教育問題，我想從教育的角度，向局方提問。根據國家教育部《2017年工作要點》提到香港的部分，其中講及要構建教育對外開放的新格局，當中包括扎實推進"一帶一路"的教育行動。就此方面，特首今年的施政報告亦提出要資助本港青年到"一帶一路"的國家交流，亦提到要增設獎學金予"一帶一路"國家的青少年來港讀書，這兩項措施是否就是國家對香港教育工作所謂的"任務"？如是，中央會向我們提供甚麼協助，以盡快落實這兩項工作？

主席，葉建源議員今天的質詢，主要是關於內地對於香港的教育制度或一些教育工作的各項任務，這些已經提過。

其他地方過去曾否發表過任何建議，指香港制度哪些地方好，哪些地方不好，甚至會否有政治的問題存在呢？

進行該調查的學者指出，學生面對升中及適應新社交圈子等轉變，較易出現情緒困擾，並建議有關方面提升學生的快樂感及改善他們面對困境的能力。另一方面，據報近日有一款源自俄羅斯名為"藍鯨"的網絡遊戲傳入香港，而該遊戲渲染自殺及自殘意識，可能毒害本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會否跟進上述問卷調查的結果及建議，採取措施減低學生自殺風險；如會，措施的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二有否了解上述網絡遊戲現時有多少個本地玩家，以及有否評估該款遊戲對青少年心理可能造成的影響；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及三會否加強教導青少年珍惜生命，使他們不受經由互聯網傳播的自殺及自殘意識所感染；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主席，對於局長的主體答覆，我表示失望。局長只是提及政府當局現時的一些恆常工作，未有針對我提問的"藍鯨"網絡作答。你們說是遊戲，但我現在說的是，一個催命符傳入香港。主席，我希望局長看到，現在英國、阿根廷及墨西哥多個國家都發出相關警告，呼籲家長關注孩子的網上行為。內地亦出現了如"藍鯨"，"4:20叫醒我"等字眼的社交網絡群組，引起網絡監管部門注意，相關部門亦開始封殺這一類涉嫌教唆自殺群組。社交網絡營運商亦提醒用戶，教唆這個自殺犯罪......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我希望局長能夠再一次借這個機會告訴全港市民，告訴家長和學生，究竟政府就這個"藍鯨"催命符遊戲，有甚麼監管或防範措施呢？

主席，電子遊戲可以對於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造成深遠影響。早在4年前，幾宗倫常兇殺案的疑兇均是沉迷暴力網絡遊戲的青少年，當時我已經在立法會就此提出質詢。但是，當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回覆說，這個課題十分複雜，難以評估玩遊戲機跟暴力行為和青少年的精神健康是否有直接關係，亦沒有進行相關的專題研究。但是，面對"藍鯨"這類充滿心理計算，鼓吹自殘和自殺的網絡遊戲，據報連其中一個負責人亦已向法庭承認煽動青少年自殺，而愛沙尼亞、英國、美國、巴西以至中國內地亦在致力防止這遊戲蔓延。今天當局會否堅持相同的答覆，便是基於不能證實網絡遊戲和暴力罪行有關，而不進行相關的專題研究，亦不會統計和分析有關的個案呢？

對於網絡遊戲對學生自殺的影響，剛才已聽到當局作出很多解釋，但我認為當局和部門的協作，在普及性、選擇性和針對性這3個支援層面，似乎未能有效監察網絡遊戲感染學生，令他們產生自殺的企圖。我想請問當局有否成立網絡關注小組，專門研究和緊貼網絡世界對學生的心理影響？如果沒有，會否考慮成立有關的小組？

我們看到局方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幫助有自殺傾向的學童，我們很鼓舞。但是，局長剛才說了那麼多，好像聽不到政府或局方的數字，可否簡單向我們解釋，在過去5年，究竟在推行了一系列協助學童的措施後，在統計上，有否發現有自殺傾向的學童人數有下調的趨勢呢？

主席，今年3月，政府公布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原則上同意把前中環街市用地，以私人協約方式批予市區重建局，為期21年並收取象徵式地價，以便市建局保育和活化中環街市大樓。另一方面，市建局於2007年開展灣仔利東街重建項目時表示，會在重建項目中引入以婚嫁為設計主題的"姻園"，以保留利東街喜帖印刷店林立的原有特色。該項目已於前年年底完成，但"姻園"卻不知所終。

主席，保育和活化中環街市大樓是政府推行"保育中環"的其中一項措施。考慮到市區重建局有法定使命保存具歷史、文化或建築價值的建築物、地點及構築物，政府於2009年委託市建局負責中環街市大樓保育和活化項目。為推展中環街市活化項目，市建局成立社區諮詢委員會，在2009年至2011年間進行廣泛的公眾參與活動，收集及了解公眾對活化後的中環街市大樓就用途、設施及營運方向等方面的期望。公眾普遍認同營運模式應充分顧及文物保育及公眾享用兩項原則，不應以獲取最大盈利為目標。活化後的中環街市大樓將提供一個多元、非單一化的休閒空間供公眾享用，其營運模式將以提供大眾化貨品和服務為目標，同時提供綠化及公共空間。其後，市建局在2015年9月公布以較簡約設計方案保育和活化中環街市大樓。城市規劃委員會於2016年9月批准有關活化項目修訂方案規劃許可的相關條件，屋宇署亦於2016年11月批准修訂方案的建築圖則。為支持市建局按公眾共識保育和活化中環街市大樓，政府在2017年3月公布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原則上同意將前中環街市用地，以私人協約方式及象徵式地價批予市建局，為期21年。市建局正按規劃許可要求及根據上文提及經廣泛公眾參與活動後所得的公眾共識，推行中環街市活化計劃。市建局期望在獲得各項許可後，盡快於今年下半年開展改建及建築工程，並爭取於2021年年底前完成整個項目，早日讓活化後的中環街市大樓供公眾享用。就質詢的3個部分，經諮詢市建局後，現答覆如下：一市建局已公開承諾，會按上文提及經廣泛公眾參與活動後所得的公眾共識，推行中環街市活化計劃。此外，中環街市大樓內若干區域可考慮24小時開放。政府現正與市建局磋商批地條款細節及相關協議。為確保市建局能根據公眾共識營運活化後的中環街市大樓，批地條款細節及相關協議將反映以上營運原則。二及三如上文提及，市建局已於2009年至2011年間進行廣泛公眾參與活動，當中包括全港性民意調查、專業團體諮詢工作坊、公眾參與工作坊及設計概念巡迴展覧等，並就活化後的中環街市大樓的營運模式，取得公眾共識。為具體落實上述營運模式，市建局於2016年1月成立中環街市活化項目專責委員會，並根據2009年至2011年間公眾參與活動所得的意見和共識進行顧問研究，深化相關的營運安排及細則。市建局承諾會確保活化後的中環街市大樓的營運者以提供大眾化貨品和服務為目標，並會就中環街市大樓的用途和租戶組合加以管制，鼓勵提供多元及大眾化的貨物和服務，亦不會引入高價名牌店。市建局會定期向中西區區議會及市建局中西區分區諮詢委員會匯報有關研究及項目的進度。現時，中環街市大樓2樓有8份由地政總署批出的短期租約，作零售用途。地政總署已於2017年4月中發出遷出通知，要求現時位於中環街市大樓2樓的8個鋪位租戶於2017年7月底前遷出有關鋪位。若現時租戶符合活化後的中環街市大樓營運模式的條件，屆時可考慮向市建局聘請的經營者申請承租商鋪。
主席，現場只有我這一位港島民選議員在席。主席，有很多文職、白領人士告訴我，中環是"打工仔"密集的地區，工資沒有怎麼增加，但膳食開支卻由於租金不斷上升而增加。其實，大家都希望區內能有大眾化的餐飲設施，不用"捱貴飯"。究竟政府如何確保中環街市活化後，其租金和營運模式能容許經營者提供足夠的大眾化餐飲設施，供一眾"打工仔"選擇，從而減低他們的膳食開支呢？
正如市建局公開承諾，政府希望中環街市大樓重新啟用後，會提供大眾化的貨品和服務。

主席，保育和活化中環街市大樓是2009年施政報告提出"保育中環"的其中一個項目，也是其中一項措施，此舉是要落實當年"保育中環"的主要措施。至於提供商業樓宇和辦公室樓宇方面，我們不單把現有的土地進行改劃，也正在進行其他工作。

主席，我們並沒有就中環街市大樓這幅土地作任何估值和估算，我們不希望所有項目均用金錢來衡量。

我們會繼續推行其他改建項目，包括金鐘廊用地、廣深港高速鐵路上蓋的發展項目、中環第三號用地，以及加路連山道用地等各方面的商業用地改劃工作。
主席，保育當然值得鼓勵，用廉價租金出租商鋪給處於水深火熱的中小企，更值得讚賞。我的問題是，當局有否考慮在批地給市建局的條款中，規定那些在中環街市營運的小商戶必須要是本地企業或本地品牌，而不是隨便用低廉價錢出租給由外國來港"搵食"的品牌？
主席，多謝議員的提點。市建局為跟進有關工作，成立了中環街市活化項目專責委員會，繼續聆聽大家的意見。

其實，整個項目已由當年50億元的飄浮綠洲設計，大幅改為5億元的原汁原味保育方案，但市建局現時仍沿用10年前的諮詢結果來決定如何營運和復修中環街市，那些全都是過時的資訊。現在，當局只聘請顧問公司閉門造車，並沒有再就最新的情況進行如何使用、活化中環街市的相關諮詢。大家別忘記，同區最近發現兩幢相關古蹟，其實從點線面而言，保育工作應該已完全不同。我想請問局長，他會否考慮重新再進行大規模、由下而上的諮詢，然後才落實最終決定？
主席，正如主體答覆提到，2009年至2011年，市建局進行了廣泛的公眾參與活動，與各持份者溝通，包括進行全港性民意調查，舉辦專業團體工作坊，供公眾參與的工作坊和設計概念巡回展覽等。市建局為跟進有關工作，於2016年1月成立中環街市活化項目專責委員會，他們參考相關研究結果後，會繼續與相關持份者保持溝通。

主席，當年的諮詢主要是以營運模式和主要內容為主，這是沒有更改的，我們仍然按照這種營運模式，以及當中的規劃原則為主。

局長可否向公眾和本會披露這些資料？

主席，我申報我是市建局的非執行董事，也是主體答覆提到的中環街市活化項目專責委員會成員。我要澄清一點，姚松炎議員剛才所說的"城中綠洲"項目不是50億元，只是15億元，即使現在不進行這項目，也要7億元。但是，其實議員所說的建築圖則數目也很少，因為市建局如要活化中環街市，根本有很多內部結構不能變動，只可進行一些鞏固和加固的工程，正如局長剛才所說。不過，我相信市民最擔心的是，政府寬容地向市建局批出21年年期的合約，以及以極低廉和象徵式的地價撥出這合約。我們當然覺得這可鼓勵市建局在再次出租商鋪時，可以廉宜的租金或合理價錢租給本地小本經營者。但是，如何確保市建局做到這點呢？在我們現時的專責委員會或市建局確實已有共識，認為應以廉宜租金租給本地小本經營者經營日後的中環街市，但老實說，我們也有任期，任期會完結，我肯定沒有理由可以做21年，那麼在其後的日子，政府在契約上會怎樣做？是否清楚寫明取得特惠地價後，市建局必須以廉價或合理價錢租給本地小本經營者呢？
主席，多謝麥議員的提問。我們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地時，當中的條文通常會包含我們稱為重收土地和處所的條款，當承租人在未能遵守有關批地條款的情況下營運或工作時，政府有權收回土地。在批地時也會包含停止或減少使用的條款，以便日後物業一旦不再因應原本的准許目的或使用量大幅減少時，政府亦有權重收土地。同時，我們當然亦希望市建局作為法定機構，負責市區更新之餘，也有責任保育這些建築物。我們希望董事會的監察職能可以繼續跟進這項工作。此外，市建局其實亦需要向公眾問責，它亦公開承諾會按2009年至2011年公眾參與活動所達成的公眾共識，來營運日後的中環街市大樓。當然，我亦明白麥議員作為市建局的董事會成員擔當監察角色，亦希望政府可作出多一重保障。所以，我們亦會要求市建局向政府提交一份承諾書，列明將來就中環街市大樓進行活化工作時，會按現時公眾參與活動所達成的公眾共識來跟進各項工作。

去年11月，本會勞工界議員聯同勞工顧問委員會全部6名僱員代表就標準工時立法事宜向政府提交報告。另一方面，標準工時委員會於今年1月就工時政策向政府提交報告。

去年11月，行政長官收到勞工界提交的《標準工時立法諮詢報告》，並將該報告轉交標時委員會考慮。標時委員會建基於所收集的數據及意見，經審慎討論及小心平衡各因素後，於今年1月27日向政府提交報告，就本港工時政策方向提出以下數項主要建議：i以立法方式規定僱主與工資較低的基層僱員訂立書面僱傭合約，當中須包括工作時數及超時工作補償安排的條款。

標時委員會認為上述建議i及不應涵蓋《僱傭條例》及《最低工資條例》所不適用的人士，並建議政府進行詳細的研究和影響評估，訂出須受保障的工資較低僱員的範圍，以及進一步聽取意見及參考相關資料，以擬定這兩項建議的內容及具體安排。政府現正審慎地全面考慮標時委員會的報告及社會各界提出的意見，並致力在本屆政府的任期內訂定適合香港社會和經濟情況的工時政策方向。二在現行採購制度下，政府盡量將相關勞工法例訂定的法定權益，加入政府服務合約內。

局長的答覆令人失望，尤其是主體答覆的第二部分，因為政府本該起帶頭作用，推動家庭友善僱傭政策，在政府合約中做好這一方面的安排。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部分中表示，就聘用非技術工人設立每周工時限制或提供較高工資包括超時工資等建議，將涉及整體政策考慮，政府須小心考慮。我的補充質詢是，家庭友善僱傭政策已是既定政策，局長所說的整體政策究竟是指哪些政策，為何不能做到？
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所說，除了家庭友善僱傭政策之外，我們亦正在全面審視標時委員會提出的報告及社會各界的意見，並考慮整體情況。

當然，在落實有關方向後，政府會視乎工時政策方向及其推行情況作出研究，探討是否有需要或如何適當地在政府服務合約內引入相關條款。
主席，我想告訴局長，勞工界對制訂標準工時的立場十分堅定。我們反對標時委員會在其報告內提出，以合約工時作為代替品，因為業界已向我們反映，合約工時肯定不能達到任何減少工時的效用，只會將書面合約的工時不斷延長。我想請問局方，既然特首政綱內有提及標準工時一事，究竟現屆政府是否打算繼續拖延，讓勞工界不能享有他們的應有權益？如果不能做到，現屆政府的局方和特首打算如何向廣大的"打工仔女"交代？
大家也明白標準工時是一個十分複雜和有高度爭議性的課題，事實上會對整體勞工市場、人力需求、僱傭關係、工作文化、營商環境，經濟發展和企業競爭力等不同層面，帶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所以，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所說，我們正審慎地全面和詳細考慮標時委員會的報告，以及社會各界提出的意見，包括勞工界提交的《標準工時立法諮詢報告》所載的意見。我們亦會參考相關的數據分析，以及不同情境下的影響評估。我們的目標仍然是在本屆政府的任期內，訂定適合香港社會和經濟情況的工時政策方向。
主席，對於局長的回應，我表示非常遺憾。特首在其政綱內很清楚提出，要推動標準工時立法，而這個委員會的名稱是標準工時委員會而非合約工時委員會。

香港是亞洲國際大都會，這是否我們這個城市的耻辱？局長你是否認為此一超高工時，是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

主席，正如我剛才不斷強調，標準工時的確是一個十分複雜及具爭議性的課題。

我們的目標仍然是在本屆政府任期完結前，訂定適合香港整體社會及經濟情況的工時政策方向。
主席，在一個商業掛帥的地方，要爭取僱員權益的確十分艱難。

我們明白在這方面有不少不同意見，包括勞工界提出的意見，我們定當慎重考慮。

政府會否考慮以確保工人現有權益作為最基本的勞工政策？

此外，在機制上，我們亦就採購程序引入禁止投標機制和扣分制度。在禁止投標機制下，如承辦商違反與勞工權益有關的條例，無論其定罪是否與政府合約有關，均由定罪日期起計的5年內，不獲政府考慮其所作投標。在扣分制度下，如承辦商未能履行工資、工時、與工人簽訂"標準僱傭合約"的條款或當中其他條款的規定，均會每次被扣除1分。在3年內被扣滿3分的承辦商，將於未來5年不得競投政府服務合約。我們亦鼓勵採購部門在處理僱用非技術員工為主的服務合約時，採用評分制度。部門在評分時除考慮承辦商提供服務的能力之外，亦需按照預設標準加入工資水平和工時作為評分準則，以鼓勵投標者向工人提供較佳的工資和工時安排。除此之外，勞工處和採購部門亦會繼續加強採取執法和監察行動。
主席，醫院管理局於2007年開始採用嚴重醫療事件呈報機制，並於2010年把兩類重大風險事件加入機制。在該機制下，公立醫院必須在24小時內向醫管局總辦事處呈報該等事件。另一方面，基督教聯合醫院兩名腎科專科門診醫生分別於今年1月及2月為一名乙肝帶病毒者處方高劑量類固醇時，未有同時處方預防性抗病毒藥物，以減低類固醇引發急性肝炎的風險。該病人其後患上急性肝炎，並先後接受了兩次肝臟移植手術。聯合醫院於上月6日發現該宗重大風險事件後一直沒有作出呈報，直至該病人的家屬於上月19日作出查詢後才作出呈報，並於本月9日公布事件。此外，據報該等腎科專科醫生未獲授權處方肝臟科藥物，而須把個案轉介有關專科或較高級的醫生作決定。

主席，食物及衞生局和醫院管理局非常關注質詢所提及的是次事件。基督教聯合醫院已成立獨立的根本原因調查委員會，調查事件中醫院對病人的臨床處理、與病人及家屬的溝通，並將會提出改善措施，以防止同類事件再次發生。除了對是次事件的調查外，醫管局亦已對醫療風險警示事件及重要風險事件的呈報，成立獨立檢討小組，全面檢視現行的政策，檢討範圍包括涉及的醫療事故範疇及定義、呈報機制，以及通報和公布機制，並會根據檢視結果向醫管局建議相關的跟進工作。上述兩個小組的工作均已展開，根本原因調查委員會的工作預計在6月中完成，而檢視現行醫療風險警示事件及重要風險事件政策的獨立檢討小組，將於7月初向醫管局大會提交報告。食衞局和醫管局一直密切跟進有關委員會的工作進展，並會因應檢討結果制訂改善措施，確保醫療風險警示事件及重要風險事件政策的落實和有關規定得到遵守，尤其是確保事件的及時通報和公布。就質詢的各部分，我答覆如下：一自2007年醫管局推行醫療風險警示事件及重要風險事件政策以來，當中約80%的個案是在24小時內呈報，其餘約20%個案未及在24小時內呈報，主要是由於個案較為複雜，以致有關醫院及聯網需要較多時間向涉事員工、病人及其家屬搜集資料，亦要緊密進行跨部門溝通，確定事件的性質及所屬類別，方可作出呈報。就着未能於指定時間內呈報的個案，醫管局總辦事處會向有關聯網及醫院了解原因及作出檢討，務求令各醫院及聯網日後均能按規定於24小時內透過醫療事故匯報系統向醫管局總辦事處呈報，並按既定程序跟進所呈報的事件。當醫院發生任何醫療事故，即使不屬於指定的醫療風險警示事件或重要風險事件呈報類別，有關醫院亦應透過醫療事故匯報系統向醫管局總辦事處呈報。有關的醫院、聯網及醫管局總辦事處會按事件的性質採取行動，例如調查和檢討。如有需要，醫管局會委任專家小組作詳細分析，以找出可能導致事件的成因，並研究及制訂改善措施。醫管局推行醫療風險警示事件及重要風險事件政策的目的，是鼓勵員工以開放態度迅速呈報醫療風險警示事件及重要風險事件，以便調查工作能及早進行，並從中汲取教訓，避免日後同類事故發生。在這前提下，雖然醫管局沒有公布個別醫院的醫療風險警示及重要風險事件數目，但會透過《風險通報》和醫療風險警示事件及重要風險事件周年報告公布所有醫院的整體數字。不過，正如我剛才提到，醫管局已成立獨立檢討小組，全面檢視現行的醫療風險警示事件及重要風險事件政策，包括檢視相關的醫療事故範疇及定義、呈報機制，以及通報和公布機制，並會根據檢討結果向醫管局建議相關的跟進工作。二在過去10年，醫管局總辦事處共收到3宗個案呈報，涉及病人未獲處方預防性抗乙肝病毒藥物及患上急性肝炎的相關醫療事故。首兩宗個案已由根本原因調查委員會作出調查和分析，並在醫管局《風險通報》公布及分享，第三宗個案現正調查中。三隨着醫療科技發展日新月異，藥業市場上不時有新藥面世。這些新藥在安全性、療效和成本效益方面的實證，以至其副作用及對提升病人整體健康的效果均各有差異。醫管局推行藥物名冊，旨在透過統一公立醫院和診所的藥物政策和用藥，確保病人可公平地獲處方具成本效益，並經驗證安全和有效的藥物。藥物名冊內的"通用藥物"是經證實對相關臨床情況適用和有效，並可供一般使用的藥物；而"專用藥物"則須在特定的臨床應用下經專科醫生授權使用，以確保藥物用於治療專科疾病的安全性和成效。目前，醫管局會就每種專用藥物列明建議可處方藥物的臨床專科和臨床應用的指引，聯網或醫院藥事委員會可因應運作需要，就處方藥物的臨床專科作出增補。至於不屬建議臨床專科的專科醫生，亦可因應個別病人的臨床需要，在諮詢相關的建議臨床專科醫生後，向病人處方該專用藥物。此外，醫管局會定期檢討藥物名冊、各種藥物的臨床應用和建議授權處方的臨床專科，以確保臨床服務和用藥能跟隨醫療科技和科研實證的最新發展。醫管局會檢視現行程序，以確保相關專科醫生能便捷地處方專用藥物。
主席，從政府的主體答覆看到，其實只有八成醫院會在24小時內呈報，兩成醫院則沒有按照規矩做，而醫管局則監管不力，以致醫院有法不依。我在質詢的第二部分，問政府會否調查過去10年有否出現同類的個案，政府表示醫管局總辦事處收到3宗個案呈報。

正如我剛才提及，有20%個案未及在24小時內呈報，據醫管局所知，是因為當中涉及一些比較複雜的臨床事件。

由於今次這項整體檢討，會一併檢討醫療事故的範疇、定義、呈報機制、通報和公布機制等，所以我相信可以從根本改善整個通報機制。

主席，鄧桂思女士的事件，當然不是普通的醫療事故。大家還記得在4月13日，瑪麗醫院和及後局長本人也呼籲全港市民捐肝。醫生或任何醫護人員也會犯錯，這是大家理解的，但最離譜的是，這件事聯合醫院延遲通知15天，而醫管局總部則延遲18天。

關於今次聯合醫院的醫療事故，無論是醫療事故本身的性質、後果和處理，包括通報或公布，也是我們非常關注的嚴重事件。所以，醫管局才會成立一個獨立的檢討小組，當中包括董事局的成員，以期全面檢討現行的醫療風險警示事件及重要風險事件政策。我相信今次檢討對於我們日後如何改善風險警示政策，包括其通報和公告有重大的意義。

我最後的補充質詢十分清楚，便是今次事件是否顯示出醫管局的管理或管治失效，局長沒有回答。

主席，我想追問主體質詢的第三部分，關於藥物限制。

我要指出高局長行政上的失誤和善於語言"偽術"，並想追問他是否知道現時有哪些醫院和部門有口服類固醇可供處方使用，但醫生和病人是不能取用乙型肝炎的專用藥物？我姑且先代他回答兩個問題，第一個是衞生署轄下的所有皮膚科診所，第二個是整間眼科醫院。

在這種情況下，不只香港，所有地方都會有機制訂明哪些藥物屬於哪些專科醫生的專業範圍，或有哪些層級的醫生才可以處方。然而，我們同意在臨床情況下，一定要設有一個有效的、靈活的機制，讓所有在臨床情況下真的有需要的病人，能夠取用所需的藥物。因此，正如我剛才提到，醫管局會不斷檢討處方藥物的政策及安排，並確保臨床服務和用藥指引，能緊隨醫療科技和科研實證的最新發展。在這件事情上，因為醫療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所以，在這機制下，我們一定要不斷檢視在國際或本地已公布的、經實證的醫學研究，繼而跟隨這些醫學研究所引出的方向和政策，不時更新指引。我相信醫管局有這樣的機制或程序做這件事。

本會現在繼續就根據《立法會條例》動議的議案進行辯論。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主席，就多位議員上星期三的發言，我希望綜合回應。我首先要強調，特區政府非常重視選民的個人私隱，亦深明今次手提電腦懷疑失竊事件的嚴重性和知悉所需要作出的跟進行動。署理局長在上星期的發言中提到，我們認為今次事件反映選舉事務處的內部行政安排有欠妥善，值得仔細查明、認真檢討，並須作出全面的改善，確保日後不會再有同類事情發生。今次事件對公眾及選民造成不便和困擾，對此我已經一再代表選舉事務處向全港受影響選民衷心致歉。不過，我並不認同有議員在上星期指摘特區政府在事件上有所隱瞞，或無好好交代。剛好相反，在手提電腦懷疑失竊後，局方和選舉事務處已經立即進行一系列跟進工作，在當晚亦已透過新聞公報交代跟進行動及最新情況，隨後每一天都將最新情況向公眾交代。我亦主動聯絡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主席，要求召開特別會議，讓相關部門可盡快向公眾交代事情。主席，由於事件可能牽涉刑事成分，議員亦明白一些可能牽涉刑事調查的細節，現階段不宜披露，但我們在4月11日的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已經把我們所能夠掌握的資料及隨即展開的跟進工作，向議員全面交代。主席，我在4月中的特別會議上，宣布成立一個由我局副秘書長領導的專責小組，成員包括保安局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相關同事。由4月中成立以來，他們馬不停蹄地工作。專責小組由不同部門同事參與和給予意見，有助確保其工作更公正、持平和專業，不但能夠協助深入了解導致今次事件發生的成因，亦可以進一步探討選舉事務處內部程序等不同範疇，尋找當中不足之處，從而提出改善建議。主席，我們已向政制事務委員會透露，我們會在6月19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把專責小組的報告內容和建議，向議員進一步交代。主席，我再次重申，除了專責小組密鑼緊鼓地進行檢討工作外，還有多項其他調查工作，特別是警方的刑事調查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正式調查均未完成。而選舉管理委員會亦會根據法例要求，在3個月內，即6月中之前，向行政長官提交選舉報告。在這數項工作未完成、報告未公布前，特區政府認為由立法會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處理有關事件，既無必要，亦不恰當。因此，我再一次呼籲各位議員反對鄭松泰議員的議案。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現在請鄭松泰議員答辯。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代理主席，選舉事務處遺失全港選民的資料，不單是個別選民私隱受到危害的問題，同時亦損害香港整個選舉制度。我在上星期的發言亦有提及，當中的重要性不單在於這次事件所帶來的影響，更涉及政府與社會整體市民之間的信任，尤其因為香港依賴選民登記制度確認香港人身份。政府如此對待選民的資料，是不尊重香港人的選民身份，亦有損政府與市民之間的信任。我認為事態嚴重，必須以更清晰、透明、公平、公正的方式作出調查，尤其要調查當中是否有官員失職。因此，我希望能有多位議員支持我援引《立法會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以調查選舉事務處遺失全港選民資料一事。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鄭松泰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無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促請下任行政長官重啟政改"的議案辯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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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請郭家麒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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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當初提出這項議案時，正值林鄭月娥被小圈子推選為特首。

今年是回歸20周年，亦是《基本法》頒布27周年。

他們覺得，自香港回歸的20年間，中央不曾尊重《基本法》、"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

香港如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呢？何謂"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呢？

不過，過去數個月的變化不但無法令香港人得到半點安樂，更令他們預見在7月後，社會根據中央的戲譜只會更為撕裂。

八三一決定落下了3道閘，第一，是關乎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大家皆知道，提名委員會反映出小圈子選舉最醜陋的一面。

全港380萬的"打工仔"原來沒有份選出勞工界選委。

這做法令葉劉淑儀議員甚至曾鈺成等由建制培養的人士皆無法"入閘"。便是中央有任命權。

最後一道閘讓大家知道，當選的任何人皆只是得到"舉手機器"支持的扯線公仔而已。我們不要一個事事聽命於北京的特首，亦不想一個無法代表港人的人成為特首。

過去，"大白象"工程接連超支，例如港珠澳大橋超支54億元，廣深港高速鐵路超支近200億元，還有中部水域人工島和陸續開展的基建。

在進行真正的諮詢前，林鄭月娥便已順應中央旨意，打算在西九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亦在沒有充分諮詢下，打算花數以百億元來發展落馬洲河套地區。

我們不要扯線公仔，亦不想見到香港繼續撕裂；我們想要的，是《基本法》清楚訂明的"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所有關於選舉和尊重香港三權分立的文件和契約均已在《基本法》中列明，絕非一如張德江所說般，只是一些讓他予取予攜的承諾。我今天提出的這項議案要求下任特首林鄭月娥以撤回八三一決定和重啟政改作為她最重要的工作，令香港不再撕裂，還香港人普選，還香港人公道，令社會可以繼續向前。我謹此陳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郭家麒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有兩位議員要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兩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我會依次請要動議修正案的梁志祥議員及黃碧雲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代理主席，今天郭家麒議員所提出的議案，本應該在兩個月前討論，但因為種種原因，到今天才討論。我留意到議案的主要促請對象是下一屆行政長官，亦留意到時事新聞提到公民黨最近與候任行政長官見面，轉達了他們對一系列議題的看法，我相信亦有包括這個議題。所以，具體而言，我不會在這場合再作一些具體表述。

第一，政改必須要依法進行。換言之，是要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及相關的憲制文件，特別是《基本法》及相關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和決定去進行，任何背離這個法律框架的方案，都不可能成事。我留意到郭議員的原議案及黃碧雲議員的修正案，都有提到"公民提名"或"政黨提名"。在過去的政改諮詢中，我亦在很多時候提出，凡是繞過或削弱《基本法》第四十五條中關於提名委員會作為唯一提名機構的提議，都不符合《基本法》的規定。故此，無法以此等提議，作為諮詢，甚至是決議的基礎。因此，由於原議案和黃議員的修正案均有提到"公民提名"或"政黨提名"等，本屆特區政府的立場，就是依照《基本法》規定，這些建議都無法成為未來的政改方案。黃碧雲議員的修正案亦提到《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我特別要指出兩點。

換言之，不是直接適用，我們須透過香港的法律，包括《基本法》和相關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和決定，以及本地條例和規例去落實，這是第一點。

所以，黃議員的修正案中提到要採用符合《公約》規定的提名方式，其實並沒有這回事，這是我想指出的第二點。最後一點，我想在此刻回應黃議員提到一套她觀看的內地連續劇"人民的名義"。她看到第九集，我看到第十六集，全劇有50多集，還有很多集才看完。

代理主席，我的發言到此為止，在聆聽辯論後我會再在會議上作具體回應。

代理主席，今天的辯論題目是"促請下任行政長官重啟政改"。事實上，行政長官與立法會全體議員均由普選產生，不單是《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的最終目標，也是香港市民普遍的訴求。倘記得兩個月前的特首選舉，很多市民都問為何沒份投票，為何立法會否決了政改方案。

代理主席，我想重申一點，即使當日等到了"發叔"，建制派議員整整齊齊一起投票也奈何，因為泛民議員仍然手握整體議席的三分之一以上的否決權，而他們只顧眼前的政治利益，寸步不讓地要求中央政府接受他們口中的"真普選"，要不然便拖垮政改方案。所以，即使"等埋'發叔'"，議案最終也會被否決。過去數年，香港充斥激進的抗爭風氣，凡事都政治化，出現非黑即白、非友即敵的鬥爭思想，不能理性務實地討論任何問題。國教風波、違法佔中、政改拉倒、立法會惡鬥、旺角暴亂、港獨思潮蔓延等，都令香港和中央政府的互信基礎備受挑戰，部分人更刻意與國家對立起來，認定要捍衞香港利益，便要全力對抗中央政府。社會的撕裂內耗和戾氣越發加深，人心動盪不安，嚴重拖慢了香港經濟發展，也導致了很多以前有迫切性推行的民生政策未能有效地落實。如此蹉跎歲月，耽誤發展，損害的正是香港人的自身利益，相信大部分市民看在眼裏，痛在心頭。大家對於無休止的鬥爭，已極度厭倦，對於暴力充斥更是深惡痛絕，但我們仍期待香港有朝一日能放下政治爭拗，重回正軌，聚焦民生經濟，包容互諒，團結和諧，長治久安，這亦是香港的當務之急。代理主席，兩年前的政改方案未表決前，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已說得很清楚，普選是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的。如今有人執意要求下屆政府重啟政改，卻提出否定八三一框架，明顯抵觸了法律，有法不依。根據《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規定，任何政改方案都必須經過特首同意、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批准或備案。《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亦訂明政改要循序漸進，並且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進行。我相信，假如現時重啟政改，泛民各方都會伺機批評八三一框架不合理，要求修改或廢除，而特區政府亦只會重申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如此一來，惡性循環。須知道，在沒有審時度勢，沒有社會共識的氛圍下貿然重啟政改，等同於重啟政治爭拗，重啟社會撕裂，重蹈數年下來的覆轍，甚至引發起另一場內耗鬥端，這對香港的團結和諧有甚麼好處和得着呢？回歸以來，政府曾提出3次政改，分別是在2005年、2010年及2015年，當中只有2010年是成功的，皆因部分泛民議員都同意方案。代理主席，我想說，政治是需要妥協、互諒互讓的。反對派議員若不檢討過往爭取的內容和手法，社會未能就政改方案凝聚共識，倒不如暫時擱置，集中精神，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包括解決樓價高、土地少、青年無法向上流動、安老扶貧、教育醫療等問題，以提升香港產業優勢，搭上國家發展的快車，讓市民分享更多實質的經濟成果，對促進社會和諧及推動香港向前，百利而無一害。那麼，總比浪費時間在明知通過不了的政改更有意義。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聽罷譚志源局長剛才的回應，他主要回應兩點：首先是一定依法進行，這點是最重要的，無論是現屆或下屆政府都是一樣。當然，我們在議會內做任何事，都要依法而行，不依法是不對的。然而，問題在於，如何依法呢？這才是最重要。我們必須看看兩份文件，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該文件中其中很重要的一句，就是"根據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實行普選產生的辦法時，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然後是"提名委員會須按照民主程序提名產生若干名行政長官候選人"。

如果不是，即是說現時這個提名委員會根本未夠廣泛代表性，最低限度是有改善的空間的。因此，它未能完全依據法律規定執行。

因為對於一般市民，特別是無權投票的市民，眼看這千多人投票，代表他們作出決定。這樣真是很不理想，亦很悲慘。因為那千多人是否能夠真的如文件所述，具有廣泛代表性呢？原因是，只是由十多二十萬名選民選出這千多人，就是有廣泛代表性，將來會怎樣？

所以，其實當日的選舉，只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小圈子的權利和遊戲。它不單視民意如糞土，簡直視民情如洪水猛獸。

大家都知道，雨傘運動是爭取真普選的，但如此諷刺的是，爭取真普選的人竟然在一位不是由普選產生的候任特首產生後不久便被清算。我認為這做法真的令市民質疑政府究竟在搞甚麼，是否在抑壓、踐踏香港的民主呢？

代理主席，我不知道她有多大誠意做這個工作？然而，問題在於若我們要修補撕裂，我認為不能單靠口講，甚至在當她當選後，與民主派議員會面，便叫作修補撕裂。事實上，最重要的是要有實際行動來顯示她有心修補撕裂。

無論是他用語言"偽術"、講大話或刺激社會矛盾，將社會問題深化而令社會撕裂外，其實亦有一個深層次的問題存在。那便是特首選舉過於傾斜社會中上層的人士，才讓這些人有權成為所謂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的委員。因此，特首候選人參選時，便要得到他們的投票和支持，而當選後，自然也要向他們的利益方面傾斜。所以，我們很多時候說官商勾結，這結果是必然的。

我們看到很多發展商囤積達1,000平方呎的農地，現任特首並無向他們"埋手"——我不知道下屆特首會不會？

如果我們不解拆這種政治架構，這種偏頗仍然存在，社會間的分化、撕裂，仍然未能修補，民生問題亦無從解決。

代理主席，我今天謹代表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發言，反對由郭家麒議員提出的原議案，以及由黃碧雲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因為，他們既否定人大常委會的八三一決定，又否定功能界別的重要性。代理主席，今天由上述兩位泛民議員提出原議案和修正案，令人有"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的慨嘆。本來，中央對支持香港依法落實普選的誠意和決心是清晰的，特區政府根據香港《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定而提出的政改方案是合憲、合法的。綜合當時本港各項民調數據，大多數市民亦期待立法會最終能通過政改方案。很可惜，本港一些社會人士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存在片面的理解，當時泛民議員始終不尊重人大常委會的憲制權力，拒不接受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定，或要求首先接納不符合《基本法》的"公民提名"方案作為溝通的大前提，甚至要求一切推倒重來。部分人士更發起違法佔領行動，歷時79天才結束，令社會嚴重撕裂，持續內耗。在2015年6月18日，立法會審議有關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議案，28位泛民議員拒絕順應民意，堅持集體捆綁投下否決票，令方案無法獲得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支持，導致政制原地踏步。港人普選特首的好夢成空，廣大市民對此感到十分痛心和失望。泛民議員扼殺普選的責任絕對無法推卻，當時一些泛民議員曾揚言否決政改是一場勝利。但是，全港選民於2017年普選特首的權利橫遭剝奪，所謂"勝利"不知從何說起。現時泛民議員卻要求重推政改以實現普選特首，未免顯得滑稽和諷刺。事實上，八三一的法律地位不容置疑。《基本法》附件一的第七條訂明，"二○○七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在香港政改問題上，中央政府有其憲制上的角色和作用。由於人大常委會在八三一決定已清楚列明政改框架，因此，這個框架是目前切實可行的方案。如果將來要重啟政改，顯然很難隨意忽視或偏離八三一決定。同時，經民聯認為，功能界別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泛民議員往往喜歡誤導公眾，並肆意矮化功能界別議員，認為他們由小圈子選舉產生，只會照顧工商界利益等。這對於相關議員及其所代表的選民，顯然是不公平的。以我所服務的工程界為例，任何人士只要是根據《工程師註冊條例》註冊的專業工程師，或有權在香港工程師學會的大會上表決的該會會員，就可以申請登記成為此功能界別的選民。這些個人選民必須擁有法定註冊的專業資格，除了受聘於本港各大、中、小企業的工程師之外，還包括特區政府各部門內成為專業職系公務員的工程專業人士，其服務對象是全港市民，在社會上的作用、貢獻與地位無可置疑。任何隨意貶低甚至抹煞功能界別的主張並不可取。至於如何適當擴闊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是一個值得客觀地探討的課題。代理主席，新一屆行政長官已經順利產生。我和經民聯議員同事，期望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能夠盡快籌組新政府班子，日後致力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優先處理各項迫在眉睫的經濟和民生問題，包括設法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推動產業發展，設立雙層利得稅，加強支援中小企，拓展金融和證券市場，改善教育和醫療制度，妥善處理強制性公積金對沖機制，落實可持續的退休保障制度等。候任特首必須做好上述工作，切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同時團結社會各界，重建社會和諧，凝聚共識，才可以為重啟政改奠定良好的基石。

所以，經民聯支持梁志祥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今天郭家麒議員這項議案是要求重啟政改。

無論如何，重啟政改何時可以做到，我不知道。但是，郭家麒議員，你成功了，成功令這項議案重啟，為甚麼呢？因為這項議案本來應該是在3月30日會議上討論的，不過當天因為你遲到，因為你這一幕"等埋郭家麒議員"的鬧劇，最終令當天立法會大會流會，而今天你可以成功重啟你的議案。作為議案的動議者也遲到，究竟心裏有多着緊這項議案呢？老實說，我們現在看一看在立法會會議廳裏，有多少人真正關注重啟政改這項議案呢？特別是提出的泛民同事，如果我剛才不是看到沒有議員發言，而我按掣示意想發言的話，相信這項議案已經終止辯論。

究竟這個所謂一步不能讓的原則，是否真的不可以改變呢？我們看看數個月前的特首選舉，包括公民黨在內的泛民同事，在兩個月前幫我們上了一課。他們在特首選舉裏揀選的候選人對政改的立場，跟今天提出的議案可以說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當時除了胡官之外，大部分候選人都說要維持八三一決定，要以八三一決定作基礎重啟政改。但是，泛民朋友，包括郭家麒議員的選擇，令我們明白到就這些所謂原則或死線，都是可以讓步的。

今次讓步可幫到甚麼？

我實在想不通，為甚麼今天公民黨的郭家麒議員可以打倒之前在特首選舉裏投票的公民黨郭家麒議員呢？為甚麼可以在兩個月時間內便這麼善變，這麼沒有原則和立場呢？他們在投票之前辯解說，雖然曾俊華的政綱確實未能夠達到他們的要求，但只可以說是含淚投票。

所以，我相信困惑的不止我一個，我想胡官都會感到困惑。所以，他當時說："民主派不如不要叫'民主派'，叫'策略派'好了！

究竟今天提出這項重啟政改的議案，是否又是策略派的策略呢？老實說，最近社會有一個大和解的氣氛。當然，這並非泛民朋友所說的有如交換人質的和解，我們對此絕對不認同。大家都希望聚焦民生，為香港市民實際做點事情，我們看到候任特首都有這個意向。我知道一些泛民同事跟候任特首會面的時候，也提出了一些民生事項。所以，在這個時候提出重啟政改，是否一項策略，是否想將和解氣氛或聚焦民生的氣氛再帶到政治爭拗，又帶到泥漿摔角呢？我們真的無從明白。不過，確實可以看到，要否決政改，才可以讓泛民朋友繼續擔任代言人的角色，市民沒有票可投，他們自己便可以繼續享有民主鬥士的身份。

如果當天政改通過的話，在剛剛兩個月前的特首選舉中，700萬名市民便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泛民議員就不需要所謂的含淚投票，市民亦樂見自己手中有一票，我們今時今日亦不需要重複討論這個議題。事實上，重啟政改是有"五步曲"，我希望今後如果推動重啟政改的時候，大家可以得出一個共識，我們看到過去曾經通過政改，亦令我們的政制走前一步。不過，很不幸，經過兩次討論才走前一步，上次又停滯不前，我很想知道何時才可以看到循序漸進的政制改變......我支持梁志祥議員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感謝郭家麒議員今天提出此項議題，這顯然仍然非常重要。

特別是年青一代，想想20年前出生的小朋友，現在20歲了，甚至那時候有些可能未懂事的，現在已經20多歲。

中央對於我們現時談論普選的問題，不止一直拖延，更是一直"加辣"，是"加辣"後再"加辣"，最明顯的就是很多同事今天都在討論的八三一框架。我們數年前討論政改的時候，人大常委會突然加插這個框架，把香港人與中央的距離越拉越遠，亦直接令到"雨傘運動"出現。這個矛盾正正令到兩方面現時越走越遠，但我們不應埋怨這只是某一方的責任。

香港現時面對不論是經濟、民生、土地、就業、福利等各方面的問題，甚至是行業的發展，如果不從政制及民主制度着手，可以解決嗎？根據過去20年的經驗，我們看到這些問題可以解決嗎？政府不是由人民選出來的，怎可以令到市民信服，認為它可以就經濟、民生、土地等問題找到一些公平、公道的方案呢？

人大常委會的八三一決定——我在此要重複提醒市民，經常提及的八三一決定是甚麼？

回顧去年年底的選舉委員會選舉，大家都看到的，正正是盧偉國議員剛才提到的專業界別、功能界別的選民踴躍投票，有關界別的議席幾乎被手持"反對八三一決定"政綱的"民主300+"囊括。這樣就看到市民，特別包括中產、專業人士的取向是甚麼，他們懂得看甚麼是篩選。到了今年年初的特首選舉，本來以為建制派會以此來攻擊我們，說因為你們否決了方案，所以市民不能"一人一票"投票。怎知道曾俊華參選，民望支持度多達五六成，但都得不到由建制派壟斷的選舉委員會的成員提名或投票。代理主席，這就是一個最好的示範，讓市民看到何謂篩選及八三一框架，原來八三一框架沒有列明，那些人已經如此順從，香港人又怎會有選擇呢？

對於我們來說，這就是向市民解釋何謂八三一框架的完美示範，你以為可以投票，但其實你沒有選擇，是人家篩選後才讓你選擇的。很奇怪的是，建制派議員今天突然反對重啟政改的議案，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所說的重啟政改與他們說的不同，我們說的就是否定八三一框架，不再有篩選，是香港人真正自行揀選的一個制度，但他們的就不是這樣，他們不否定重啟政改，只是要保護八三一框架。就這一點，我想對大家說，他們這樣做，真的是繼續與民為敵。

因此，不要在此浪費氣力來挑撥及誤導，香港面對民主、民生、政制等各方面的問題，如果沒有民主及真正的普選，是無法解決的。所以，我今天在此的發言是支持郭家麒議員的議案。

代理主席，在討論郭家麒議員提出的議案前，我想先引述一段文字，以協助大家討論。這段文字來自1989年2月頒布的《基本法》第二稿，當中提到以下這段話，"在第三任行政長官任內，立法會擬定具體辦法，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體選民投票，以決定是否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如上述投票決定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從第四任起實施"。代理主席，這裏提到的第三任行政長官，是2007年至2012年的那一屆。

而今天的辯論題目更可能已不再重要，因為我們可能已擁有普選。誠然，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如果"，歷史也必然沒有如果。但是，我們必須檢視歷史，也必須檢視一些我們曾經聽過的承諾及誓言。當然，剛才所說的是《基本法》第二稿，最終並沒有變成事實。

當然，這早已變成很大的"如果"，也變成了一個謊言。最後，我們本來以為2017年能擁有普選，我們的同事已清楚說明種種原因，包括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定令我們失去了這個機會。剛才，劉國勳議員說得非常慷慨激昂，他說這是再次錯失機會，令選民不能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由"一人一票"選出自己想選的人。如果當天沒有推翻、沒有否決政府提出的選舉辦法，便可能有機會帶笑投票。誠然，這又是一個謊言，因為，根據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框架產生出的候選人，香港人根本難以選擇，也難以帶笑投票。

代理主席，今天我們面對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承諾破滅，我們只希望透過這次議案辯論，透過我們的誠懇請求，能令新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在7月1日上任後，不要只把精力和時間全部用在民生議題上。我們毫無保留地相信，香港有很多民生事項需要我們處理，這是必然的事。我們也會肩負責任，就新一屆政府所提建議，對於正確的事情，我們必然會支持。當然，一些違反原則的事，我們沒法繼續支持下去。但是，我想特別提醒一句，也特別奉勸建制派同事，如果只把所有時間和精力花在政策上，只不過是將前總理溫家寶提及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掃到地毯下。一個社會不能掩耳盜鈴，一個社會不論有多少民生事項做得好，最終民生都是政治。說到底，民生是資源分配，是討論社會應花多少時間和精力到不同部位，而如何達到大家都能服氣的解決辦法，必然要通過普選。代理主席，我看不見香港在未來日子......若不解決普選問題，我們的特區政府，不論是由超人或神奇女俠，究竟由姓林鄭的人還是姓曾的人來領導，到了最後，香港的社會問題都不能得到解決，因為深層次的矛盾依然存在，這就是普選的問題，亦是纏繞香港多年的問題。

當然，這是自欺欺人。所以，我要再次呼籲建制派同事，應該與我們站在同一陣線，因為香港有深層次問題，最終損害的不只是民主派，也損害了建制派及其支持者的利益。所以，我希望建制派能鼓起勇氣，除了支持郭家麒議員的議案外，更應利用你們與北京、特區政府比較接近的關係，鼓起勇氣，說出實話：香港需要制度上的變革，香港需要透過制度將民意、民情表達出來，這才是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因此，我看不見有任何原因，今天有任何一位立法會議員應該反對郭家麒議員的原議案，因為，透過政改，才能解決問題。在剩餘的少許時間內，我特別想說，八三一框架並非金科玉律，因為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絕對可以由人大常委會繼續處理。而我也相信，如果北京政府完全有足夠的胸襟和智慧聆聽香港人的聲音，他必然有方法處理八三一決定；我也相信，未來5年，如果在座的立法會議員，包括主席，願意為香港人承擔，以破釜沉舟的精神，解決這些深層次矛盾，我相信八三一決定絕對不是問題。

人們有一種說法。剛剛才聽完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北京大聲清楚、振振有詞——雖然亦有人說是囉囉唆唆——說明香港的"高度自治"完全是由北京作主，它說有多少就是多少。北京對着我們的最高領導人，所謂特首有指令權，基本上北京想怎樣便怎樣。

但是，我們是為下一代爭取；我們為下一代負責；我們向歷史負責。否則，如果因為明知不可為，所有人便離開，不用做事，人類文明亦不會有進步。

否則，今次便可以"一人一票"。這般水準的發言，連最年輕的大學一年級生及修讀政治課101的大學生也不如。我在今年的大考出過類似的政治題目，我認為是比較顯淺。大學生也懂得說，如果我們當初同意並通過政改，這句話是廢話，這種政改有篩選關卡存在。

如果是"一人一票"的話，便不會有曾俊華、胡國興入閘參選，反而"葉劉"可以入閘，因為她是經北京篩選較安全的人選。但是，今次她仍不能被篩選，因為香港仍然是小圈子選舉。有一班小圈子選委，只不過民主派人士掙扎求成，成功爭取到300多票進入去。他們連大學生政治課101的基本理論和理念也無法反駁，還在此爭拗甚麼呢？當張德江又說現時形勢複雜，是時候就第《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那些"擦鞋仔、擦鞋女"飛快走出來說這是我們的憲制責任，誰會不知道呢？

該條例應是保護議員在議會上發言，現在是說其行為，說他涉嫌中斷議會等，所謂offence。民主派多年來說得很清楚，請先有真正的普選，沒有篩選的普選，我們才會談就第二十三條立法。

"大佬"，當中的條款涉及很大筆的金錢，不是人人可享用，因為很難會有人來投標。

因為"擦鞋仔"當道，他們人數眾多，那又有甚麼辦法呢？所以，請各位看清楚，林鄭月娥當選下任特首，她是勝之不武，這是任何香港人有目共睹的。如果她真正想挽回香港人的信心，首要做的便是應好好考慮重啟政改。我們要真普選，而真普選最大的定義就是沒有篩選......
代理主席，在我發言前，我先回應劉國勳議員的批評。劉國勳議員說：反對八三一決定是你，支持八三一決定下的特首候選人也是你，"神又是你，鬼又是你，總之你玩哂啦"。

我不知道我是否他所說的民主鬥士，我只記得在3年前的今天，我們不斷鼓勵市民參與六二二公投，我和我的團隊到上水聯和墟、九龍灣港鐵站、長洲和屯門的教會門前，到不同的地方宣傳我們要進行六二二公投。我們希望爭取真普選，我們希望如果推行政改，便推行名正言順的政改，我要真普選，不要篩選。

我們當時說的話、做的事，對我來說都仍歷歷在目，我記得有很多街坊走來簽署，很多街坊向我們索取單張，詢問如何投票和download apps。這段時間是我參與民主運動的重要時期，我認為我在這段時間是僕人而非鬥士。如果是鬥士的話，為甚麼建制派的同事不做民主鬥士？其實他們也可以做鬥士，為甚麼他們不支持重啟政改？

後來，我發現原來有一位"芝麻綠豆"官說了一番話，他說未來5年並非重啟政改的合適時間，香港社會需要深思未來5年該如何發展，如果重啟政改，其他工作便無法推動。這位"芝麻綠豆"官便是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

他說，如果不解決普選問題，其他關於管治的問題均無法解決。他不相信把政改問題掃進地氈下便會無事。對的，社會撕裂是很嚴重的問題，大家均感覺到，大家也很勞累，為了社會的撕裂，大家勞心、勞力和勞神地設法修補，但修補方法不是逃避，修補方法應是面對。

談到復和，我舉一個較為誇張的例子，南非種族歧視政策算得上很嚴重，在南非種族歧視政策下，如何令社會重新寬恕、重新復和呢？

我認為若要重啟政改，我們便要重新面對撕裂之時，大家的不同意見，尤其在反對"袋住先"方案時，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意見，那些意見是需要寫進歷史、寫進報告書的。

我不再重複"28：8"、"等埋發叔"等鬧劇，這些可能只是一場意外，每次談起，可能言者無心，但聽者有意，可能會感到尷尬，我不會重複"28：8"等問題，我想說的是，大家應如何透過重啟政改來面對社會上的不同意見，特別是對真普選的不同意見，有些人可能真的是"深黃"、有些人是"淺黃"、有些人是"深藍"、有些人是"淺藍"，甚至是不同的顏色，香港真的可能有不同顏色的政治取向，我們不須恐懼重啟政改。談到恐懼，我想說1968年捷克共產黨大整肅，事件令人很恐懼，很多人因此被打壓、被逼迫，沒有飯吃，不能讀書。但是，當時反對黨領袖哈維爾在1975年發表《致捷克頭目胡薩克的一封公開信》，信中提出如何紓緩恐懼，如何獲得免於恐懼的自由，他說："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團結的社會嗎？讓我坦率以告，它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在我們的社會裏有太多的危險。人民默默的各自工作，並不是團結，而是被恐懼所驅使而不得不如此。"我認為我們可能也是這樣，我們是否很團結的社會？

代理主席，在3月26日，這位"犯眾憎"、民意支持度不足三成的林鄭月娥，在777名選委的支持下當選。反而支持度長期在50%以上的曾俊華，卻只得300多人投票支持而落選。香港正式進入曾俊華及其支持者所說的"撕裂2.0時代"。不過，直至今日，很多人都忘記自己說過這句話，亦不想有人記得他們說過這句話。

這項議案對於以"777"為首的"三低政府"——正如今天很多議員所說的四字成語——可說是緣木求魚。在競選期間，"777"表示她不急於重啟政改；在選舉論壇上，她多次提及少談政治，多談民生。不少人都認為曾俊華當時也這樣想，便覺得"777"是因為2014年政改事件失敗，所以"崩口人忌崩口碗"，寧願多談民生，不重啟政改。但是，我認為"777"不急於重啟政改，當然是有其背後的盤算。我相信無論是中共政府，還是特區政府，"777"都是推崇普京式的威權管治——剛才羅冠聰議員也提到，有一項威權管治的研究——一方面可以有"一人一票"的選舉，另一方面，又要確保是威權政府屬意的候選人，在"一人一票"的選舉中獲勝。大家都看到，就是嚴格限制"入閘"條件，即是我們所謂的"篩選機制"，這樣便能夠確保威權政府屬意的候選人，甚至他是民望極低的人，都可以在"一人一票"的選舉下高票當選。就是找一些比他更差的人出來陪跑。"777"林鄭月娥以操控狂見稱，所以我認為她絕對很想在八三一框架下完成政改。

其實，今次的特首選舉，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建制派也看得很清楚。

為何一群支持真普選的人寧願公民抗命，都要爭取"一人一票"的真普選，就是因為看到......

"我回應："你發夢吧！"如果假普選方案通過了，不止曾俊華"入不到閘"，葉劉淑儀議員也"入不到閘"。如果中共是要讓林鄭月娥勝出，安全系數便要推得很高，萬一"葉太""入閘"會影響她的勝算或票數，也不准"葉太""入閘"。代理主席，即使你們的前主席曾鈺成都"入不到閘"，這是很清楚的，而大家也看得到。其實，與現屆政府商討下屆重啟政改，都是對牛彈琴。所以，其實我本來想與譚志源局長討論平權，不過他離開了會議廳，只有副局長在席。上星期三，台灣法院公布了就釋憲的判決結果，指民法不保障同性婚姻是違憲，要有關當局在兩年內立法保障同性婚姻。我想說蔡英文總統在結果公布後所說的一番話，她說釋憲結果不是勝負輸贏，而是台灣有成熟的民主機制來化解歧見。其實，"重啟政改，落實真普選"，不是說民主派贏，建制派輸，而是現時這種狀態，大家都輸。香港沒有普選，香港便不能管治——不論是誰做行政長官。

但是，在現時這個扭曲的制度下，你卻未必"入到閘"。這便是市民民意不能得到公平的反映的選擇。所以，要香港繼續走下去，不是說誰勝誰負，民主派勝、"黃絲"、"藍絲"勝，而是真的要有真普選，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將來香港如何發展民主，完全是香港自治權範圍內的事，中央政府不會干涉。近年來，香港社會出現多宗激烈的抗爭運動，原因正正在於中央政府多次收緊《基本法》所賦予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並加強對香港的控制權。2014年6月，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試圖收緊香港的高度自治權，而八三一的決定，便成為出現抗爭運動的導火線。由於部分香港人對於中央政府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已經完全失去信心，不再相信在現有制度下，香港終有一天能夠實行雙普選，所以社會上衍生出"港獨"思想。無論大家同意與否，我們的確須要反思。重啟政改，把選擇權還給香港人，便是修補撕裂，令整個社會在融洽的氣氛下重新上路的契機。其實郭家麒議員提出"促請下任行政長官重啟政改"的議案，是一個十分卑微的請求，只是要求下屆政府重啟政改。"重啟政改"的意思，當然是讓全香港市民有份參與制訂將來的政改路線和時間表。大家也知道八三一的決定，正是引發整個"雨傘運動"的導火線。這兩年多以來，各種撕裂、鬥爭和不愉快事件也源於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定的"僭建"。重啟政改不但可以凝聚社會各方面的力量，理性地討論我們的民主出路，也可以聚焦我們的社會政策。其實，民主和社會政策不可分割，如果有一個民主問責的政府，我們的各種政策，包括民生政策和經濟政策等，自然水到渠成。市民和立法會議員對於一個由民選產生的政府或議會，當然會有多一點信任。我上星期一整個星期也身處英國，很不幸，上星期一英國曼徹斯特一個演唱會發生恐怖襲擊，有22人因伊斯蘭自殺式炸彈而喪生。儘管如此，英國仍要在6月8日舉行全國大選，重新投票選出下議院全部的650席。其實，一個真正有民主選舉的社會，一個讓人民有選擇的社會，可以增加人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上星期，整個英國社會，不分種族階級均對這宗恐襲嚴加痛斥，舉國哀悼，各黨的競選活動也告暫停。然而，英國國民非常重視這個真正有選擇的選舉，所以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說得對——第一，如果給予香港市民真正的普選，"港獨"自然沒有市場；第二，給予香港市民一個真正有選擇的普選，國民身份的認同便自然會逐漸形成。這是我的夢想，也希望下屆政府能夠真正開始做實事，聆聽各界的聲音，提出一個方案，供香港市民討論，並在提出這個方案之後，能夠繼續跟中央政府就方案進行磋商。我希望下屆政府在5年任期完結後，香港市民能有一個提供真正選擇的普選方案。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郭家麒議員的議案。

主席，我今天發言支持郭家麒議員的議案。正如多位議員剛才也提到，民主制度就是一個公平的制度，而在這個公平的制度下，市民或人民享有公平的投票權，透過"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

一個不民主的制度，便會產生很多問題，而問題卻無法妥善獲得解決，即使在政府作出決定後，亦會遭受各種各樣的挑戰。這便是過去10多年來，甚至更長時間，我們的制度所出現的問題。我們未能享有一個公平的制度，雖然立法會的每一位議員在進行表決時能享有"一人一票"的權利，但一些議員本身背後有一個很大的群體支持，而有些議員背後的選民只不過是一個很小的群體，為何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選舉權？為何不同的人選舉的分量會出現這麼大的差異，最終造成我們的決策可能向某些利益團體傾斜呢？由此可見，當我們的制度不公平並經常受到挑戰的話，便會出現議員剛才所提及的不能管治的情況，我們的制度便會繼續受到動搖。為何一個成熟的國家或政體也會自然而然地邁向一個民主政體呢？正因為民主政體最能正中要害，解決上述問題。這不是說民主制度沒有缺憾，我們現在仍未有一個完美制度，但至今而言，最能解決問題的仍是民主制度。

然而，香港是否真的能做到"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呢？可能很多人仍然會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所以我們須重啟政改，亦同時留意它與"一國兩制"相互的關係。今早我在本議會提出有關香港教育局及國家教育部之間的會商機制的問題，這其實涉及"一國兩制"能否真真正正嚴格地按照《基本法》落實以實現香港"高度自治"的問題，這點我們必須要認真及嚴肅對待。

如果我們仍不能在"一國兩制"下互相尊重，民主發展的道路亦一定會崎嶇不平。因此，我希望林鄭月娥上任後能夠確保香港這"一制"，即我們一直以來所重視的香港既有生活方式和核心價值能夠維持，並同時繼續發展香港的民主制度。

"我要強調，這句話並非趙紫陽個人的看法，而是他以總理身份撰寫的一封信，信中指的是一個民主制度及民主治港。我相信，在這麼多年以前已承諾的事情，今天應該要兌現。事實上，民主制度在香港持續發展，正如梁繼昌議員剛才說，這其實對整體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一定有幫助。大家試想，如果我們回歸後在"一國兩制"下，各方面的制度均不斷向前發展，我們又怎會不以"一國兩制"為榮呢？但若在進入"兩制"後，很多制度均停滯不前甚至"打倒褪"的話，便無法令大家對"一國兩制"產生自豪感了。

八三一框架不能令我們感受到這種光榮，它是一種壓抑，並不能可讓大家找到一個好的新起點。我希望林鄭月娥政府能在這個問題上找到出路，重啟政改，讓香港人對未來充滿信心。

主席，我發言反對郭家麒議員的原議案和黃碧雲議員的修正案，因為他們二人均要求撤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八三一決定，將人大常委會的權威視為兒戲。他們這種一貫脫離現實的爭取普選的要求，其實是想推翻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挑戰中央的權威，結果不但不能成功爭取到普選，反而挑起政治爭拗，進一步撕裂社會。

如今，他們居然說要爭取"一人一票"選特首，實在非常荒謬，難怪有人懷疑他們想藉重啟政改以洗脫其"普選殺手"的污名。主席，泛民除了口說要爭取民主普選外，從未顯示過爭取普選的誠意和決心。

如今他們重施故技，強行要求撤銷八三一的決定，重啟政改，這除了會製造更多的矛盾及引起更多的爭拗外，又有甚麼意義？泛民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亦足以證明他們要求重啟政改及追求普選是假的，企圖推翻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定、挑戰中央的權威及挑撥中央和港人的矛盾才是真正的目的。他們說希望消除社會深層次矛盾也是假的，真正用意其實在於通過重啟政改在香港掀起另一輪政治爭拗，再從中掙得一些政治本錢。主席，民主是好的東西，我也支持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循序漸進地推動民主普選。然而，大家有目共睹，經過多年的爭拗，香港的民主大業並未修成正果，反而累及經濟民生的發展。因此，我支持梁志祥議員的修正案，即應該在凝聚社會共識後才可重啟政改。我認為，政府的當前要務是設法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並抓緊大灣區及"一帶一路"帶來的重大商機，並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反之，如果我們在毫無社會共識的情況下重啟政改，最終只會令香港再次陷入政治爭拗的沼澤，步向絕路。主席，郭家麒議員和黃碧雲議員還提到要廢除立法會功能界別，就此，我必須提醒泛民議員，他們休想通過討論政改方案來抹黑和中傷功能界別的議員。雖然我們的選民基礎不一樣，但功能界別的議員均具專業水平，在業界有廣泛的代表性。近年來，泛民瘋狂"拉布"，功能界別在維護議事秩序以便審議重大的課題方面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因此，我相信，即使將來全面普選立法會，但功能界別議員對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將會在香港歷史上寫下光輝的一頁。

主席，陳志全議員剛才曾提到建制派議員，我不在此重複他的說話，因為他所說的那3個字，我很難在立法會公開複述，因我認為那是很不禮貌和粗俗的說法。

無論如何，主席，《基本法》在第四十五條至第六十八條談到香港政制時，核心精神是以根據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普選這個方程式來進行。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是彼此互動，總方向是循序漸進以達至普選，這是中央對香港的承諾。當然，中央有憲制責任和權力按實際情況決定香港政改的步伐，保證香港安定繁榮。然而，實際情況並不完全掌握在中央手裏，香港人亦可影響、改變實際情況。在不同的實際情況下，步伐可以是穩步向前，可以是原地踏步，也可以是暫時倒退，但總不能和循序漸進的大方向相抵觸。八三一框架是按照2015年的實際情況作出的政治決定，大家可以說這個決定是穩步向前，甚或是原地踏步，但無論如何，討論政改時必須在《基本法》的框架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的基礎上進行。不過，我和自由黨均認為在八三一框架下，仍有改變本地選舉法的空間，故應爭取改變以創造循序漸進的條件。提出有關條件時，應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同時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體現均衡參與，有利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循序漸進地發展適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因此，若提出以上兩個框架以外的建議，例如公民提名，可說是重蹈覆轍，只會消耗時間，停留在舊有問題上，對整件事的發展毫無益處，甚至再次浪費光陰。自由黨亦認為重啟政改須在社會氣氛良好下才可推行，政府應回顧和分析先前在政改諮詢時遇到的各種問題，並按部就班地重啟政改，而不應機械式地重複上次的政改程序。從另一角度看來，在現任特首梁振英的任期內，無論推動任何政策，包括一些推動經濟和科技發展的政策，均無法得到大眾的廣泛支持，網民亦時常在網上論壇狠批有關建議，甚至認為他所做任何事情的動機，皆在取悅中央。同時，他亦時常遭到泛民主派多番阻撓，除了因為他們本身是反對派之外，梁特首的認受性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此，我和自由黨均認為，當務之急是重啟政改，落實普選，藉以提高特區政府的管治地位和效能。

主席，林鄭月娥在4月9日上京接受任命，當時李克強總理及習近平主席給她的任務，就是要團結香港社會各界，讓香港社會各個方面都有進一步的發展，冀能營造社會和諧向前邁進的局面，長遠地發展下去。

試想一下，今次特首選舉的主要競爭對手是曾俊華和林鄭月娥，前者在過去接近10年的時間內被任命為財政司司長，大家自然認為第一，這份工作屬建制的一部分；第二，他應該是獲得中央信任的主要官員。但是，在整個選戰過程中，他雖然獲得多數市民的支持，民望高於林鄭月娥，但那1,200人的最後選擇卻與民意完全背道而馳。這亦反映出連中央政府過往經常感到沾沾自喜，認為即使是小圈子選舉，按制度本身選出來的特首也能符合香港社會意願這一點，在今次選舉也被打破了。這亦反映出八三一框架下的選舉制度，其實就是要讓中央政府決定誰能參選，從而得以控制最終的選舉結果。

即使多麼想在民生問題上作出推動，可能有少數事情能找到共識，但當大部分民生問題都涉及政治權利、財政權力、社會資源的分配，而這些分配不能透過一個有效的制度進行時，便會產生政治矛盾。正如重中之重的房屋問題，回頭再看，歸根結底仍是政治問題。為何香港社會如此重視、着緊民主政制的產生，從而在制度上可保障香港社會享有《基本法》所訂的核心權益和價值呢？原因是《基本法》確實書寫了很多中央政府的隱含權力，例如第一百五十八條所訂的釋法權。

張德江最近甚至在一個《基本法》研討會上指出，對於"圍繞對特別行政區法律備案審查權、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任命權、《基本法》解釋權和修改權、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問題決定權、中央政府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權，以及聽取行政長官述職和報告權等，要制定和細化有關規定"。換言之，關於過往在《基本法》所訂的比較概念性的事情，通過細化和制訂有關規定後，將可把隱含權力變成實質權力，直接對香港指指點點。如此一來，很多香港市民便會感到在這過程中，"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定必面對走樣、變形的問題，這亦與習近平主席一直主張，香港要真正落實《基本法》的規定，不走樣和不變形的說法有所衝突及矛盾。當然，我們不知道甚麼葫蘆賣甚麼藥，但到了最後，這仍牽涉到香港社會能否有一套合理的政治制度，確保《基本法》中有關"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能夠得到有效保障，令香港與國內不同省市能有所區分。

如果香港與內地社會沒有兩樣，此地便不再是特別行政區，亦不再能夠與國際接軌，擔當對外出口及平台的角色，香港的價值亦會隨之下降。因此，重啟政改是重要的一步。在這個過程裏，主流的泛民主派其實並沒有把公民提名視為唯一的標準，而只是提出在這個政治制度下，應否尋求一種無不合理篩選的機制，令每個香港人在希望參選時可循合理機制參與其中，而不是好像現時這般，早已設定篩選機制，限制了哪些人可以或不可以參選......

首先，大家一定要回顧當天的表決結果。大家應該還記得，在2015年6月18日就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決議案進行表決時，表決結果已清楚記入歷史裏，當時只得8票支持。

在300多萬選民中，只有1萬或數千人支持這個方案，所以歷史已清楚告訴我們，當時在八三一框架下提出的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決議案，是不獲市民支持的。既然這是當時鐵一般的事實，歷史的明證已告訴我們，以這個框架行事將得不到民意支持，必然需要修訂，重新諮詢，重啟政改。這亦正是香港透過立法會審議有關法案的一個行之有效的做法。

作為老師的我，也很體恤學生有時真的會一時無知，錯過考試時間。所以，郭議員今次提出重啟政改方案的建議，正是給大家一次補考機會。

這是否承認他們在2015年時根本是故意不想投票，所以最好不要再來一次。等於上述考生原來就是想逃避考試，即使你現在給他一次機會補考，他也極力拒絕，反對進行補考。那麼，他們是否要告訴選民，當年是真心誠意要逃避投這一票？所以，我認為大家千萬不要錯過這次機會。

況且大家要看清楚事實，當天八三一框架既得不到市民支持，今天正好重啟政改，重新上路，確保香港能建立民主，不要再誤入歧途。

主席，我十分感謝郭家麒議員提出今次的議案。政改是應該重啟的，因為香港回歸多年以來，很多社會問題的核心均源於我們政治制度的不公平、不公義。不公平之處，在於有些功能界別的同事只是代表數十名選民，便可以坐在立法會席上，但有很多參與直選的候選人，即使取得數萬票，也不能進入議會，議會完全不能夠公平地代表全香港市民。我們的政府之首梁振英，取得689票便說自己代表全香港市民，他何來公信力和認受性？

主席，回歸以來的3任特首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董建華施政劣跡斑斑，最後被迫腳痛下台；曾蔭權身陷牢獄，現在等候上訴；梁振英涉貪受查。大家看到經如此不堪的小圈子制度選出來的特首，令香港的核心價值不斷被侵蝕，我們賴以成功的制度，不斷受損。香港人忍夠了，忍夠了一個不民主的政府，忍夠了沒有代表性的立法會。主席，早前前高官孫明揚說，這個世界沒有真普選，這句話等同這個世界沒有是非，沒有黑白，沒有對錯，總之大家要妥協，大家要用犬儒的態度，甚麼事情也說不要緊，這個世界便是這樣子。這個世界當然並非沒有實情，只是有些人蒙着眼睛，掩着耳朵，不承認一些真實的道理。這個世界當然不會只有單一一個代表民主的制度，而是有很多不同的制度，例如國會制、總統制。我唸政治學的時候，數十年來這麼多國際政治學者的研究已經非常充裕，當然有真實的民主制度，其中一個重要元素，便是不應該不合理地篩選候選人，令一些有相當代表性的人可以有合理的競爭機會。究竟是2個人、3個人、4個人或5個人競爭，這些可以討論，但不應該用一個不合理的制度，篩走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不過，中央政府推出的八三一方案，其中一個最大的門檻，便是未來的提名委員會要得到過半數人提名才能"入閘"，這是否不合理的篩選？提名委員會的組成辦法為何？大家有目共睹，絕大部分也是既得利益集團，這些既得利益集團往往以北京馬首是瞻，唯唯諾諾，要取得過半數提名才能"入閘"，很簡單，即是要等候中央發落。葉劉淑儀議員現時不在席，對建制派而言，葉議員精忠報國這麼多年，為"二十三條"問責下台，如果從大陸或建制派的角度來看，她肯定是愛國愛港的代表人物之一。她今次連百多票的提名票也取不到，正正顯示出這個選舉委員會的提名制度深受大陸的影響，許多人受到中聯辦的影響而不敢提名葉劉淑儀議員，她正是最好的代表例子。

林鄭月娥能夠"入閘"，屆時第二位能夠"入閘"的，可能是蔣麗芸議員或黃定光議員，因為中央覺得林鄭月娥一定要勝出，所以絕對不能找一些能夠威脅她的人跟她競爭。在如此荒謬的情況下，民主派怎能接受一個假普選的制度呢？在座的譚志源局長，當時跟林鄭月娥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一直推銷這個假普選制度，對不起，香港人不會這麼容易受騙，我們民主派這麼多名議員共同否決了這個假普選，建制派卻說我們令香港失去普選的機會。

我們要解決香港的核心問題，一定要重啟政改，令香港的政治制度能夠真正代表香港人......

多謝郭家麒議員提出這項有關重啟政改的議案。重啟政改好像引起了一些爭議，我們看到特首......

主席，對於重啟政改，好像曾經引起一些爭議，甚至連特首候選人以至候任特首亦表示，現時沒有必要、亦未必會重新討論政改。不過，主席，雖然我進入議會是以推動民生為我的主要關注點，但我篤信一件事，便是沒有民主，哪有民生？很多市民都說政治與他無關，政改一事遙遙無期，做好民生便可以了。但是，政治會找上門來。我們過去處理很多民生問題，包括在新發展區內被奪走地方和家園的村民和商戶，在市區重建項目中的居民、租戶、業主、店鋪老闆和夥計等，全部都發現為何在香港光天化日之下，他們的私產、生活、生計甚至是家園都可被人拿走。這便回到整個政治制度，我們究竟如何規劃香港的寶貴資源，包括土地、公共財富，如何把財富分發至不同社群，在醫療、教育、房屋和社會福利等，其實這些都是政治。

正正今天的政治框架不公平，這個議會在《基本法》下有一定的制衡權力，政府的財政預算要提交給我們審批，政府亦要提交法案給我們審批，但當我們審批時，代表市民的議會其實大部分人並不代表市民，小部分代表市民的人永遠都會輸，一旦投票便輸，這是本身的政治結構使然。如果我們要在社會和諧、氣氛較好的情況下才重啟政改，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正正因為我們的政治制度不公平，我們才永遠不會很和諧，氣氛不會很良好。

所以，我不斷從弱勢社群、社會公義的角度來看社會發展，如果我們的政治制度不反映市民的意願，不能夠讓市民真正當家作主，我們的民生永遠無法向前，重啟政改基本上是必然的。

現在我們不"袋住先"，變成我們是民主罪人，甚麼也說得出。不過，我想市民知道，香港今天面對的困難很大。我們在一個極權國家內，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要尋求真正讓市民當家作主的制度，你說多困難，這根本是必然的衝突。一個極權國家怎可能容許其管治的地方，哪怕這地方有"一國兩制"這個史無前例的安排，又怎可能真正給它民主呢？

不過，香港有利用價值，可以繼續替它花錢、集資，香港在經濟和政治上都可以成為中途站，可以幫助它發揮功能，於是便繼續。

主席，首先感謝郭家麒議員提出今天這項議案。第五屆行政長官已經在3月26日產生，而最厲害亦很特別的地方是，她以777票成功當選，當然她因而有新的別名。但是，根據民間的全民投票，這位候任特首的得票率或支持率只有1.5%，反對率卻高達96.1%。可見現時的選舉制度似乎無法完全反映民意，政制亟需要改革。

不過，香港人仍記得，上次負責推動政改方案的官員也是候任特首，她加上另外在席的譚局長和律政司司長，大家組成政改三人組，金句有："有商有量，實現普選"和"有票，真是不要？但是，事實是一錘定音，有票嗎？其實只是提名委員會有票而已，經篩選後，市民才能選擇，難怪2015年政改方案最終落敗，主席應該非常記得，方案是8票贊成，28票反對下，被大比數否決，落得如此下場。翻看候任特首的政綱，其實她亦有提及政改，在第2.10段中提出："我絕對明白市民，尤其是青年人，對普選的訴求，也明白'一人一票'選舉對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認受性和立法會公信力的重要。"然後在第2.11段說"若我當選，將會在任內盡最大努力，在'八三一'框架下營造有利推動政改的社會氛圍。

那麼為了體現機構提名，特首候選人須要取得超過一半提委會的支持才能"出閘"，較現時八分之一的門檻高很多。有某建制議員更表示這樣是優質民主，我的發音很標準，我沒有讀成"陰質民主"，這明顯是欺騙香港人。如果2015年通過政改方案，市民的確可以投票，但卻要經提委會"篩乾篩淨"後才能選擇，市民是否真的能夠接受這方案呢？這種"一人一票"方案根本不能改革香港的選舉制度，反而很明顯是一種倒退。如果有"一人一票"便是普選，這樣其實全世界均是民主國家，因為伊朗和北韓也有"一人一票"，他們的投票率更遠高於香港，北韓的投票率是百分之一百，但沒有人會視他們為民主國家。最大的問題是，香港貴為國際大都會、世界金融中心，人均收入與其他發達國家......

翻看《經濟學人》去年發表的民主指數報告，比較全世界的政治制度，香港的排名為68位。但其實大部分先進國家的排名均較香港為高，很多亞洲國家，例如日本、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排名均高於香港，除了新加坡排名第七十位，較香港低兩位。中國的排名真的很超卓，排名為136位，排名136位的國家竟然教導排名68位的城市何謂民主、何謂普選，這樣大家是否能接受呢？

伊朗排名154位，想知道哪個地方排名最低？當然是北韓，排名167位，而中國排名136，兩者只相差30位而已，不要緊。

憲法監督委員會由12人組成，是唯一可以解釋伊斯蘭教義和法律的機構，亦有權"DQ"，即取消某些有意改革的候選人的資格。這樣伊朗人是否有選擇呢？與香港比較，在八三一框架下，提委會有1,200人，但這樣負責篩選候選人，經運算後，我們是否較伊朗民主100倍呢？

北韓選舉又如何？這國家排名167，是世界上最不民主的國家，但也有"一人一票"。北韓的憲法規定17歲以上的公民已經可以投票和參選，北韓人同樣可以投贊成票和反對票，不過每個選區只有一名候選人，因為北韓勞動黨已經代表北韓的利益，故只需要一位候選人。相比下，根據八三一框架，香港人可以有兩至四名候選人，真的較北韓民主甚多，主席。主席，候任特首所指的八三一框架下的"一人一票"，與真正普選絕對是兩回事。香港應該走向世界民主體制的一方，而非倒退至伊朗或北韓式的選舉。我支持原議案和黃碧雲議員的修正案，反對梁志祥議員的修正案。我謹此陳辭。

主席，非常感謝郭家麒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陳淑莊議員剛才說伊朗和北韓的情況，我未去過伊朗，與陳淑莊議員不同，她曾前往伊朗，對伊朗的風土民情及政治經濟環境熟識得多，所以剛才她發言時不斷談及伊朗。我希望她不要前往北韓，因為是比較危險的，陳議員。我希望陳議員暫時不用前往北韓。其實要討論香港政制改革是無需提到那麼遠的地方，其實大家只需看回香港最近一次的特首選舉，便明白八三一方案為何絕對不能接受，以及為何我們當年一定要否決八三一方案。我相信大部分人也覺得當年的決定是正確，尤其是看到今次特首選舉的某些事情。剛才也有議員說過，八三一方案帶來的最大改變，是不但沒有跟隨《基本法》的要求循序漸進，更是循序漸退。最重要的提名門檻，由本來提名委員會八分之一提名門檻，提升至一半。我記得當時局長和兩位司長都說無須理會那麼多，總之可以投票便可，最重要的是"一人一票"選特首。

即是說不管政府說得有多好，說如何"一人一票"選舉特首，其實大部分市民是"唔buy"。

很厲害，葉劉淑儀議員，我相信不會有人說她不獲中央信任；不會有人說她不是建制派的候選人，但她竟然也無法取得足夠提名票，而所欠的票數是，我們說的只是150張提名票，但葉劉淑儀議員遠遠無法取得這個數目。說說另一位候選人曾俊華，他曾擔任財政司司長10年，結果也無法取得足夠的提名票，一定要"民主300+"借出130張提名票，他才僅僅取得足夠提名票。主席，我們有份協調"民主300+"提名票的議員都知道，其實當時的情況是非常緊張。因為一旦有任何閃失，曾俊華很可能取不足150張提名票，不能"入閘"。這兩名從政者均在建制派內那麼長的時間，尤其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他可說是被中央委任，擔任財政司司長如此重要的職位多年，然而，最後建制派或西環一聲令下，說不提名他就不提名他，說不給他票就不給他票。

大家不要忘記，曾俊華由參與特首選舉開始，尤其是到最後階段，他的民望一直大幅拋離其他對手，幅度是二十多三十個百分比。試問一位民望如此高，又為建制派工作多年，擁有如此高權位的人，北京三番四次支持其工作，繼續委任他為財政司司長，這樣的人也無法取得足夠的提名票，更莫說如果我們當年接受八三一方案又會怎樣呢？要有一半提名票才可以"入閘"，當然局長可能會說大家沒有看清楚政府的方案，因為那時的方案可以全票選出兩三位，那麼或許可以選出曾俊華，又或許曾俊華能"入閘"，更可以"出閘"。如果局長想以此說服人的話，不好意思，今次香港人看得很清楚，究竟這個提名委員會內的委員會否跟隨民意？

會否在西環屬意某個候選人的情況下膽敢提名另一位？是否有膽量公開支持另一位並非西環屬意的候選人？

這就是香港現時的政治現實。所以，我覺得當時有很多香港人看到這點，如果把由八分之一的提名門檻，增至50%，所有候選人能否參選，根本取決於西環或中央是否屬意該人，又或是否讓該人"入閘"。根本上，普選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元素，即能否讓選民彰顯或表達其有自由選擇的元素，是完全無法彰顯的。根本上就沒有自由選擇，說甚麼自由選擇；說甚麼普選；說甚麼選民意志。根本上整個設計就是在提名時把人卡住。如果大家覺得曾俊華好，就不給曾俊華；如果大家覺得"胡官"好，我卻覺得不好，便不給他提名票"入閘"。所以如果接受八三一方案的話，根本上是扼殺整個普選。話說回來，今次這項議案非常重要，因為政改問題一日未解決，香港始終會出現很大的問題，影響我們的社會、政治生態和經濟發展。如果我們不處理行政長官和取消功能界別這兩個議題的話，主席，香港的政制發展是不能健康走下去。我謹此陳辭。

我們上次討論政改方案的時候，毛孟靜議員說她要一個"長毛"都可以"入閘"參選特首的方案，"長毛"聽到後當然很高興，令他"心思思"。

這些是你們的民主。主席，我今次很感謝郭家麒議員提出"促請下任行政長官重啟政改"的議案。郭議員應該還記得，當時他聯同一群反對派議員否決特首普選的政改方案，剝奪了香港"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機會，令到很多香港市民失望。既然郭議員今天還好意思重提政改，我自然歡迎，因為我可以替香港市民與他翻舊帳。主席，郭家麒議員曾經說不支持政改方案及八三一方案，原因是，假如將來的特首不再是取得600多票，而是取得60多萬票甚至過百萬票出選的話，他們就無地位了。他的黨友梁家傑還公開說，以後689票變成了1,609 000票的話，特首不是很有代表性？反對派不是很"大鑊"？

作為市民代表，他們對得起選民嗎？主席，有朋友對我說，中央很希望看到香港有普選，但希望是循序漸進的。

在上次投票之前，我曾多次與他們商討，說支持吧，同意吧，是正確的，是好的，但他們最後都堅持要捆綁在一起，不支持。主席，一個怎麼樣的政改方案最適合香港呢？每個人說的話都不同，要求都不一樣，我相信任何人位居掌握政治權利的位置，就會經常搞鬥爭。

主席，今年3月香港市民本來可以經由"一人一票"，選出自己心儀的行政長官。可惜，前年因為泛民議員的反對，立法會未能通過政改方案，令市民失去了投票的權利。今天的原議案由郭家麒議員提出，他應該明白，在短短不到兩年間，香港的政治氣候未見任何突破性的變化，要重啟政改根本未有條件。我認為，要在不影響特區政府施政及不會引起社會分化的前提下，行政長官才可作出考慮重啟政改方案，否則只會費時失事。《基本法》是香港最高的憲制文件，是香港最高的法律，任何政治改革方案都不能超越《基本法》的框架。《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明確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基本法》中就普選行政長官有兩個明確的原則，一是根據實際情況，二是循序漸進。回歸後，香港的政治改革進程一直是根據社會政治環境，以循序漸進的原則，朝着雙普選的方向邁進。2007年立法會通過的政改方案，當中確定香港可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亦由最初的800人擴大至1,200人，立法會議席由60席擴大至70席，5個超級區議會議席亦由全港300萬選民以"一人一票"選出。根據《基本法》條文和2004年人大釋法的規定，香港政治改革需要經過"五步曲"。八三一決定是政改的第二步曲，是按照《基本法》框架下的合法步驟和程序之一，目標是想讓香港市民"一人一票"選出特首。由於《基本法》已經規定，普選需要由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泛民議員反對八三一決定，提出用公民提名方式提名特首候選人，繞過提名委員會，已經違反了《基本法》的要求。八三一決定符合《基本法》的要求，並沒有撤銷的理由。主席，任何民主選舉制度都有可取之處，當然亦有改善空間。以美國為例，總統候選人由政黨推薦，再由各州的選舉人選出，而選舉人由普選產生，總統不是從直選得票。所以，在全國得票最多的總統候選人不一定當選，今年希拉莉高票落選便是其中一個例子。這個選舉方式已經沿用200多年。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希瑟.格肯認為，開國先賢擔心，除少數上層人士外，普通人一般不太了解總統候選人的背景。憲法制定者亦擔心，如果沒有中間組織從中調和，選民可能會選出不恰當的總統人選。因此，他們建立了一個體制，讓選舉團成員作為中間人，先由選民選出選舉團成員，然後再由這些成員選出總統。由此可見，一個選舉制度的設計，必須與其歷史、文化和政制發展現狀符合。即使美國號稱為民主大國，其選舉制度亦有不少為人詬病的地方。所以，泛民議員堅持撤銷八三一決定，一步到位採用公民提名，我認為即使再次啟動政改方案，也將會徒勞無功。主席，重啟政改方案的關鍵在於建立中央與香港，尤其是與泛民主派的互信。回歸後，中央不少政策傾斜香港，目的是想香港繼續繁榮穩定，但情況並不理想。在目前的政治氣氛下，中央難免有所顧慮。試想，如果選出一個與中央對着幹的特首，肯定會令香港陷入無止境的爭拗中。這是極不理想的狀況。主席，如果在2015年通過政改方案，直選出來的特首又能夠處理好民生、經濟的問題，同時也能處理好與中央的關係的話，優化八三一決定便有基礎。相反，如果我們脫離政治現實，在得不到中央的支持下，匆匆啟動政改方案，只會浪費時間，令社會再度撕裂，甚至再次發生佔中事件。這是香港市民不想看到的。至於廢除功能界別的問題，由於《基本法》已經明確規定，要在行政長官普選後再進行研究。現階段我們應聚焦是否有條件改善行政長官的普選辦法，才較為實際。因此，我不會支持郭家麒議員的議案。

梁志祥議員的修正案其實是廢話，因為梁志祥議員將最重要的撤回人大八三一，重啟政改的部分刪走，即是"做了等於無做"。這點我也明白，因為民建聯最初是——大家還記得——支持2007年及2008年雙普選。

不過，這點對於我一直認識的一些前民建聯議員落差很大......

民建聯的創黨主席曾鈺成，最近也回應王振民一句說話，他說"一國兩制"如果不幸失敗，國家損失真的只是面子嗎？他引述鄧小平說的把"一國兩制"作為國家改革開放國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國兩制"不只是面子，還是裏子。所以，我尊敬在建制派、民建聯當中都有人會說人話，不過對於現時如劉國勳議員之流，我也沒有需要去回應。

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寫得很清楚，而中華人民共和國1954年出版的《憲法》第八十六及八十七條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及示威的自由，亦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但是，北京從來都是說了便當做了，亦很希望將這些寫明但永遠不會實行的事項在香港落實。

因為根據人大常委會的職責，對於一些在人大常委會討論過，甚至已經決定的決議，人大常委會都可以根據當時的形勢推翻。這亦是設計人大常委會最重要的目的。不過，當然，看回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些寫明的事實都不是真的。有些人說不可以抄襲外國的的做法，不過，我們認為看行動便最實際。大部分中國的國家領導人——包括很多貪官，都盡早將子女送到西方國家讀書，甚至把親戚、兄弟姊妹——正如習近平的親戚、兄弟，轉做外國公民，還將資金——特別是大量黑錢轉移到外國去，因為那裏比較安全。至於抄襲外國的例子亦非新事物。

因此，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我提出這項議案，是希望還香港人一個公道。因為這些寫在《基本法》裏，應允香港人所有包括雙普選的承諾，是不應該可耻地被拿走的。我們亦不應接受假普選。經過了梁志祥議員等人的修改，便很簡單，就是叫所有香港人"一人一票"假普選。如果有得選，我們不要假普選。

我認為政制發展必須符合兩個原則性的目標：第一，可以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及第二，可以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故此，我相信未來在議會和在社會上討論政制發展時，均需要將這兩個原則性的目標銘記於心，設計我們的政改方案。當然，具體而言，任何政改方案都必須合憲、合法、合理和合情。合憲方面，香港是一個特別行政區，我們屬於國家其中一個地方。梁國雄議員剛才也提到單一制國家，的確，相對於聯邦制國家，共權力來源和權力配置是不盡相同的。單一制國家的權力來自中央，然後授權予地方；聯邦制國家則由地方授權予中央，即是聯邦。當中最大分別便是剩餘權力及授權問題，以往在政改的討論中已詳細闡述，我便不需要多說。不過，分別或重點是，我們的憲制安排、政治制度的改變，以至特首的任命等，均從授權而來。

至於特別行政區內的制度，根據憲法，均由中央決定我們的制度，包括政治制度。因此，在合憲或憲制的角度而言，任何政改方案都要將國家主權和政治制度的決定權放在應有位置。主席，就合法方面，當然要符合《基本法》的要求，以及在《基本法》延伸方面，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和每一次啟動政改時的相關決定作為依歸。如果大家參閱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等，特別是第四十五條，我在開場發言亦提到，合法的其中一個要求是要符合《基本法》內的設計。我剛才說過，授權是來自中央，所以整個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分3部分：提名、選舉及任命。根據授權，提名權將來會授權予提名委員會，而並沒有授權予其他渠道，所以任何提名方式如超越提名委員會，都是不符合憲制及法律要求。選舉權方面，將來會由合資格選民以"一人一票"普選；在任命權方面，則授權予中央人民政府作出相關任命。主席，在合理方面，大家都知道根據《基本法》，行政長官是雙首長，即他是特區政府的首長，亦同時是特區的首長。行政長官是雙負責的，要對特別行政區負責，亦要對中央負責。由於行政長官的身份、權力和責任的重要性，加上香港的政治體制是行政主導的體制，對特首的產生辦法有較高的要求，我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要求。

故此，在合情方面，我們不能盲目追求一個單一制度，而是要符合國家和特別行政區的情況，特別是剛才提到的憲制情況和法律要求等。

市民當然非常希望早日實現"一人一票"普選，包括我自己，可惜兩年前該方案已在議會中被否決了。不過，民情除了希望早日實現"一人一票"外，我認為更大的民情便是希望社會繁榮和穩定，正如我剛才所講的原則性目標。而且在落實普選行政長官的過程中，我相信市民均希望能夠有一個依法、循序漸進、務實和踏實的安排，相信市民最不希望原地踏步，而是希望有所進步。所以，將來在設計政改方案時，希望議會可以留意民情這一點。

剛才有議員提到香港現在是否應該以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為主？政制發展由於在政治上比較敏感，亦會引起很大的爭議，是否應該暫緩呢？這個當然有待下一任特區政府和特首決定，但我個人認為，其實經歷了過往幾年政改所引起的社會紛爭和矛盾，大家也許有需要"停一停，諗一諗"，冷靜下來，汲取上一次失敗的經驗和教訓後才考慮重啟政改，這樣似乎會有較大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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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我命令若稍後就"促請下任行政長官重啟政改"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黃碧雲議員就郭家麒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當林鄭月娥當選成為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特首後，她極希望令社會變得和諧。我相信香港人最記得她說的一句話，就是如果香港人的主流意見令她無法擔任行政長官，她會辭職。我不知這事何時會實現，但由"689"變成"777"，社會不會更和諧，只會由"撕裂1.0"變為"撕裂2.0"。很多人說，我們不談民主，不談政改，只談民生便可，這樣便能解決所有問題。但是，今天香港發生的所有民生問題皆與政治有關。

或許他也明白到，追隨這位"撕裂2.0"特首並沒意思，寧可選擇提早退休。他又提及何謂"授權"，但我相信即使不懂政治的人也能知道，權力是由人民授予。當一個政府沒有人民授權，便是偽政權。香港人不要任何在偽政權包庇下進行的選舉，我們要的是真真正正由"一人一票"選出來的行政長官和所有立法會議員，這點絕不能退讓。

這個選舉委員會將來會過渡成為提名委員會，當中大部分委員是由百多二百人選出來，他們大部分獲等額票數當選，正如人大一樣，如此垃圾的選舉方式，香港人怎能接受？這等於告訴我們，你們要任何普選也可以，只有一個條件，便是誰人當選早有定案，即未選便已知"777""林鄭"會當選，又或未選便知道"689"梁振英會當選。如果是給我們這些選舉，請收回，我們不會要。香港人要的是根據《基本法》訂明的"一人一票"的選舉，包括由公民提名的雙普選，而且不用篩選，這是底線，不可退讓。我希望所有議員為香港着想，支持我的議案。我謹此陳辭。

無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推動'港人港水'，守護本地資源"的議案辯論。有意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我們說"港人港水"，當中有一個政治意義。早在1990年代，有年輕人問我，10年前的老一輩人常說民主回歸，不知他們有沒有考慮過港獨的可能性？我當時失笑回答年輕人，還說甚麼港獨，香港連水也沒有，我們超過八成食水來自東江水。

你聽到有大陸官員說，東江水是香港人的命脈，沒有東江水，沒有大陸照顧香港人，香港死路一條。

希望政府稍後回答這個問題。最近有一份很詳盡的報告表示，香港的水問題越來越嚴重。水務署，甚至發展局可能會覺得報告所推算的數字誇張，但驟然聽到這報告的內容會令你很擔心。

黃碧雲議員，請發言。
代理主席，多謝毛孟靜議員提出這項議案，我相信"港人港水"的最重要精神是，要努力開發本地的水資源和減少對東江水的依賴。不過，毛議員剛才問，為甚麼我要刪去"下屆"，這是因為據我所知，關於3年1次購買東江水的協議，其實現屆政府現正密鑼緊鼓地商討。所以，如果寫明是"下屆"，是否表示現屆政府便可不理會統包制呢？因此我刪去"下屆"二字，意思是由現屆政府討論的協議，以至下屆政府均需要注意，要開發本地水資源和爭取對於香港來說，最有利、最合理和最高透明度的東江水議價機制。看回香港的情況，香港現時有八成的食水依賴東江水，即向廣東省購買東江水至港。香港在1965年開始已經向廣東省購買東江水，初期一直是以定量收費模式，每年332天，有數天是沒有供水的，就332天，平均將11億立方米的東江水每天定量定額地運送至香港。但是，在1990年代末，由於香港工業用水需求下降，供應香港的東江水是供過於求，令未能盡用的東江水排出大海，浪費了珍貴的食水，亦浪費了香港的金錢。

我們翻查資料，香港在過去10年，只有2011年最接近供水的上限。

以去年2016年作為例子，香港只用了內地供應東江水的總額的76.7%，另外大約的25%，其實我們同樣要支付水費，即使我們沒有用，但也要支付費用。

雖然我曾聽過官員解釋，如果不設定較高的供水量，至遇到百年一遇的旱災時，廣東未必能供應足夠的水給香港，所以，當作是購買保險。

故此，在這個問題上，我仍然認為，政府應該再次與廣東省政府商討，如何調節購買東江水單位的水價。

本港現時大約使用七成多東江水，有兩成多的水沒有泵來港，這方面使用的電費是多少錢呢？

如果比較香港購買東江水的水價，可以看到香港購買東江水的水價飆升厲害，令到香港人要支付的水費節節上升。我們最近前往內地參觀的時候，有機會與廣東省水利廳的官員提到我們的憂慮。怎樣可以令政府站在香港人的角度，爭取一個更合理的東江水的議價機制？我們當然明白談判、議價是困難的，但廣東省方面至今的確沒有說出一條很清晰的方程式，告訴我們價錢是怎樣計算出來的。我們看到水價在過去上升得很快。在2006年，我們使用了25億港元購買8億2,000萬立方米的東江水；但在2017年，購買同等容量的東江水，就已經由25億港元上升至48億港元。十年之間翻一番，水價不經不覺就由25億元變為48億元，升幅高達92%。

其實，我們都要了解為何10年來的水價會有差不多1倍的升幅。我們當然知道人民幣大幅上升，會令到本港要負責人民幣升幅的風險，這是一個問題，而另一個是關於營運的問題。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全力從香港人的角度，爭取一個最有利、合理及高透明度的議價機制。我當然亦非常同意，長遠來說應該全力增加開發本地的水資源，包括推動雨水重用、回收、增建水塘及增加現有水塘的儲水量、增加海水化淡廠。

剛才黃碧雲議員已經發言。我隨後會依次請劉國勳議員及梁繼昌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淡水資源對很多地方來說，都是很珍貴的資源，甚至是關乎國家安全的大事。而在香港，雖然本地的水資源不足，但在東江水的供應下，制水已成為歷史，所以，以往水資源的管理或應變的問題可能較少在立法會會議上辯論。但是，我們知道本年年底，香港和內地會簽署一份關於東江水的新協議，所以，這次亦是好時機討論相關議題。今次的辯論，我希望實事求是，用數據和道理說服大家支持我的修正案，因此，我希望聽完我就修正案發言後，毛孟靜議員、黃碧雲議員和梁繼昌議員一眾同事都能夠支持我的修正案。毛孟靜議員剛才問，為何我刪除"港人港水"數個字，今天毛議員提出"港人港水"的議案，何謂"港人港水"其實在字面上已經有點不清不楚，加上"守護本地資源"更令人費解。因為本地的水資源幾乎全部用於香港，已經是百分之百的"港人港水"，現在甚至連內地的水資源亦按供水協議輸入香港，供香港人使用。本地的水資源不但沒有外流，而且是淨輸入，不存在被分薄、被搶奪，何來要守護呢？

因為水塘的溢流是由於水塘的容量不一，較小的水塘在大雨期間要排洪，即使東江水改用按量收費，情況亦不會有何改變。相反，如果真正關心水塘溢流，應該要求政府盡快開展水塘間轉運隧道計劃，甚至增加水塘容量，避免浪費水資源。這些均反映出原議案未必關心本地的水資源或保護本地的水資源，潛台詞是統包的方式浪費本地的食水。

事實上，東江水數十年來都是香港最主要的食水來源，現時亦佔本地用水的七成左右。東江供水系統令香港過去數十年來都免於水荒的制約和憂慮，在可見的將來，東江水應該仍是香港最可靠的水資源。代理主席，的而且確，看看過去10年的數據，除了2004年和2011年外，香港很多時候都沒有用盡東江水的統包供應額，給市民一種浪費的感覺，正如毛孟靜議員亦有提出。亦有人說東江水應該按量收費，亦有聲音包括毛孟靜議員和黃碧雲議員也指出，東江水的價錢較深圳和東莞昂貴數倍，似乎有點不公平。但是，這種說法亦是有點以偏概全，有點不負責任。

首先，輸港東江水的取水點距離香港60多公里，全部使用封閉的供水系統途經廣東省多個縣市，包括深圳和東莞。各地政府都懂得說要維護淡水資源，其實是要投入的，他們要花費資源來建設、營運和維護這套系統，甚至要提供地方，例如萬綠湖等，要提供一個大的地方，這些土地其實也可以計算價錢的，亦要將之列為保育區，重點保護，以保障輸港東江水的水質。但是，作為東江水消費者的香港並不需要付出類似的資源。從這個角度，東莞和深圳以較優惠的價格用水是可以理解的。另外，更重要的是，內地省市一直有向中央或省政府上繳各類收入或稅款，所以，相對地，他們在水方面得到補貼，便正如香港水務署都會為本地住宅用戶提供首12立方米的免費用水量。所以，我們理解為何東莞、深圳和香港在用水價格上存在差距，這些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沒有向省政府及中央交稅，因此在用水價格上與深圳和東莞有所不用，相信大家是可以理解的。我留意到最近有智庫發表了名為《水沛蜃樓——關注香港水資源安全推動區域水資源共享》的報告，當中提到輸港的東江水水價。報告指出，如果水資源費及生態補償計劃，以經濟資助來確保良好水質及保護上游區域為目標，以更高價格買東江水也是合理的。其實，議案的其中一個重點是按量收費，究竟按量收費能否為我們節省開支呢？這是很重要的問題，奈何也是未知之數。

而香港與廣東基本上處於同一氣候環境，受相同的氣候系統影響，當我們遇到缺水的旱季，廣東方面絕對不會比我們好太多。我們的確需要增加水資源，令廣東省各市得到公平對待。但是，試想想，若轉換了模式，放棄8億2,000萬立方米的保證供水額，廣東省各地可能都願意接收，屆時我們可能有錢也未必買得到水。

實事求是，看回過去10年香港的用水量，的確平均用了7億320萬立方米，與8億2,000萬立方米是有距離的。

對於這個實事求是的做法，希望各議員都能支持。最後，其實水資源的保護是很重要的，作為東江的下流，我們有義務，也有能力做好自身的水資源管理。早前，我就再造水、滲漏問題提出了質詢，我覺得香港應該有完善的本地水資源政策，包括加大海水化淡、"海綿城市"等，這些技術不只適用於香港，更可協助內地、轉銷內地。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支持這個實事求是的方案。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首先多謝毛孟靜議員提出這項議案，我亦贊成毛孟靜議員所提議案的大部分內容。我只在"港人港水"方面作出了少許更改，其實我要重申，就是我在可持續發展內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或理論，就是這個地球的所有天然資源，包括水、陽光和空氣，都是不單是人類所擁有，而是整個地球的生物共同擁有。所以，我覺得"港人港水"可能未必能說得通，但我其實贊成毛孟靜議員所提議案的大部分內容。我亦藉着稍稍更改毛孟靜議員所提議案的內容，希望把整個討論焦點由水源，伸展至水資源管理。聯合國水資源組織在於2013年發表的研究報告提出水資源安全的定義，就是讓人民持續獲得可接受的水質，充足的水量以維持永續環境、人類生存及社會經濟發展，並確保防止因水傳播污染及相關災害，以及保護生態系統處於和平與政治穩定的環境中。所以香港作為發達的經濟體系及已發展地區，建立可持續和自主的水源是不可迴避的責任。代理主席，很多同事都提過，現時香港食水的來源有70%至80%來自東江水，其餘20%至30%供應來自本地雨水。當然，我們預期在2020年會有海水化淡廠落成。在啟用初期，海水化淡廠每天可生產135,000立方米食水，約佔全港5%用水量。如果未來有需要，可把海水化淡廠的生產量提升至27萬立方米。當廠房規模完成進一步擴建時，每年產量可達9,855萬立方米，約佔供水量10%。當然，毛孟靜議員剛才提到，海水化淡廠生產每立方米淡水的成本估計是12元，這究竟是否昂貴呢？根據香港政府與廣東省簽訂去年至2017年的新供水合約實施後，每立方米東江水的平均成本其實最少也達9.3元。

很多市民說，現時東江水協議下，以"統包總額"方式計算水價，是否最有利香港市民？現時的爭論是，究竟"統包總額"較好，抑或"按量付款"較好？當然，我們未知道究竟如何"按量付款"，當中的成本是怎樣計算？

代理主席，其實除了開拓水源外，另一項水資源政策的面向是節約用水，政府去年有否推行這政策呢？其實在新加坡的幼稚園裏，大家稱為國民教育或公民教育也好，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環節是教小朋友節約用水。事實上，水務署也有教導我們一些方法，我最近收到一個沙漏，是4分鐘的沙漏，4分鐘是甚麼概念呢？

當然，再造水並非一蹴而就的技術，並且有成本，然而，如果我們不推行，便永遠無法達到這技術的目標。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感謝毛孟靜議員提出今天的議案，以及3位議員在會議前就原議案提出的修正案。香港淡水資源一向匱乏，既沒有天然湖泊，亦沒有大河或充沛的地下水。為此，香港已發展了一個龐大的雨水收集及儲存系統。縱使如此，本地所收集的雨水量還是遠遠不能滿足香港的食水需求。香港自上世紀60年代已開始從廣東省輸入淡水，以填補本地水源不足的缺口，並積極開發海水沖廁系統，以減少使用淡水資源。透過多管齊下的策略，香港逐漸形成本地雨水、東江水和以海水沖廁的三大供水資源格局。根據香港及廣東省雙方所簽訂的供水協議，香港最終可獲分配每年11億立方米的東江水，而目前給我們的供應上限只是8億2,000萬立方米。這並不是剛才議員所提到我們獲供應的上限，由11億立方米減至目前8億2,000萬立方米，兩者是不同的概念。連同香港在內，東江同時供水給河源、惠州、東莞、廣州、深圳及廣東省其他城市共約4,000萬人使用。隨着內地經濟發展迅速，這些城市對東江水需求殷切，作為珠三角區內負責任的良好夥伴城市，我們認為香港須要妥善管理本地水資源。香港特區政府在2008年推出《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制訂了平衡用水供求的策略，以確保香港可持續發展。其重點是"先節後增"，主張節約用水，以控制用水需求增長；同時積極開發新的水源，以增加本地供應量。代理主席，就毛議員提出的議案，以及梁繼昌議員、黃碧雲議員和劉國勳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嘗試把當中提出的意見歸納為三大範疇，包括a東江水供水協議及水價調整機制；b控制用水需求；及c開發新的水源和增加本地供應。以下我會重點回應這3方面的建議。a東江水供水協議及水價調整機制由於香港本身缺乏足夠的淡水資源，東江水在可見的未來對香港的供水安排，仍然會扮演着一個重要的角色。自2006年起的東江水供水協議，我們採用了"統包總額"方式。在這方式下，我們獲得保證每年供水量可達至協議所訂上限，並可以按當年的本地集水量，彈性輸入所需的東江水。根據現行的供水協議，香港每年可獲的東江水上限為8億2,000萬立方米。為制訂這個上限，我們根據食水需求預測進行詳細分析，並確保供水的可靠程度達99%。回顧過去10年間，在乾旱的2011年，東江水的輸入量已經極為接近8億2,000萬立方米上限。我們自採取"統包總額"後，已再沒有因輸入東江水而引致水塘溢流。數據顯示，本港水塘的溢流量已從1996年至2005年平均每年約9,400萬立方米，大幅減少約71%，至近年2006年至2016年平均約為每年2,700萬立方米。現時，溢流主要出現於港島區和九龍區的中、小型水塘，它們都是建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按照當時用水的需求，設計的容量較小，在雨季持續大雨的情況下，容易出現溢流。儘管如此，我們仍會繼續努力研究減低細小水塘的溢流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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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猶如付款購買保險以換取保障，並非每次都會用盡保單上所有的權利，因此不存在多付水費的問題。有關"按量付費"的建議，在以往訂立東江水供水協議時，我們亦予以仔細考慮，並曾與粵方詳細商討。粵方表示，"按量付費"方式不會訂明一個明確的每年供水量。基於現時多方對有限的東江水資源有殷切的需求，在沒有訂明一個確實的每年供水量上限的情況下，粵方只可將預留的水量配額分配給其他有需要的城市。日後當遇上極旱的氣候時，粵方便無法保證香港可優先獲得所需的供水量。黃碧雲議員修正案指出，2016年的東江水價格比2006年高出近92%。其實，2006年的總水價是每年24億9,000萬港元。按當時匯率計算，相當於25億6,000萬元人民幣。2016年的總水價是44億9,000萬港元，按當時匯率計算，相等於38億5,000萬元人民幣。由於供港東江水是以港元結算，10年間累積增幅以人民幣計算約為五成，亦即是說平均每年複合增長率是4%。根據1989年粵港雙方簽訂的東江水協議，我們參照營運成本、人民幣兌港幣的匯率，以及粵港兩地有關的物價指數的變化，作為調整東江水價的基礎。

我們透過多管齊下的策略，積極推廣節約用水。在住宅用水方面，我們已向大約14萬個參與"齊來慳水十公升"運動的住宅用戶，免費派發節流器。我們亦已在57個公共屋邨，為超過96,000個住宅用戶安裝節流器。在非住宅方面，我們已為2,950個政府場所及學校安裝了接近5萬個節流器。我們亦已為選定的政府設施及高用水量的行業，包括餐飲業及酒店業，編寫了最佳用水指引。此外，為進一步推廣使用於"用水效益標籤計劃"內登記的節水裝置和器具，我們在本年年初強制性要求新發展及樓宇翻新項目，使用該等產品，包括水龍頭及花灑，並提供1年的緩衝期。至於教育方面，我們制訂的"惜水學堂"節約用水教育計劃，至今已有超過220間小學參與。與此同時，水務署擬在2017-2018學年向幼稚園推展節水教育先導計劃。此外，我們在天水圍的水資源教育中心預計可在2019年啟用，取代現時在旺角的臨時中心。關於控制水管滲漏，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們已於2015年年底大致完成"更換及修復水管計劃"，更換及修復的水管的長度約有3,000公里，使滲漏率從2000年約25%降至2015年約15%；水管爆裂的宗數亦已大為減少。隨着"更換及修復水管計劃"更新了供水管網，我們現正逐步建立"智管網"，在供水管網安裝監測和感應設施，持續監測供水管網的狀態。我們亦正籌備建立一個智能管網管理電腦系統，用作分析從監測和感應設備所收集的數據，協助我們實施最有效的管網管理措施，以維持供水管網的健康狀況。此外，香港市區和大部分新市鎮已利用海水沖廁，其覆蓋率佔全港人口約85%，已經是世界上海水沖廁使用率最高的城市。天水圍的用戶亦已在2016年年底全面轉用海水沖廁，每年可節省約1,000萬立方米食水。與此同時，我們正積極安排元朗區的居民轉用海水沖廁，以進一步減少每年沖廁的食水用量。c開發新的水源和增加本地供應代理主席，在增加供應方面，由於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極端天氣包括持續乾旱，不但影響本地集水區，亦同時威脅鄰近城市地區，包括東江流域。我們除了研究增加現有水塘的集水量和儲水量的可行性外，亦致力發展不受氣候變化影響的新水源，推動香港供水多元化，建構以本地雨水、東江水、沖廁海水為主，並以海水化淡、再造水、中水重用和集蓄雨水為副的供水格局。為此，我們於2007年完成海水化淡技術的先導研究，確定香港在技術上可以採用逆滲透技術，生產符合世界衞生組織標準的飲用水。就擬議將軍澳海水化淡廠的第一階段，我們於2015年11月委聘的顧問已完成勘查研究檢討和土地勘測的實地工程，現正在為擬議海水化淡廠第一階段擬備參考設計。第一階段的食水產量為每天135,000立方米，其後可擴展至每天27萬立方米，即年產量約1億立方米，提供本港5%至10%的食水用量。我們已就輸送海水化淡廠生產的食水至供水系統的水管，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批准後會立即動工。此外，隨着人口增長及污水網絡的擴展，渠務署需要擴建石湖墟污水處理廠及提升污水處理技術，以增加處理能力。藉此機會，水務署已聯同有關部門，完成了把石湖墟污水處理廠經三級處理後的排放水提升至再造水的研究，預計在該等地區供應再造水可合乎經濟效益，並可減少流入后海灣水域的排放水量。此外，我們現正為供應再造水計劃制訂一個適合香港的財務和法律框架。初步估計，全面落實在上水、粉嶺及新界東北新發展區使用再造水作非飲用用途後，每年可以節省約2,100萬立方米的食水。我們會繼續檢視把再造水供應系統擴展至其他地區的可行性。行政長官於2015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在大型排水改善工程及新發展區的排水規劃中，加入活化水體的概念，為市民提供更美好的環境。此外，政府近年在雨水排放管理方面引入"海綿城市"的理念，透過利用綠化天台、透水路面、集蓄雨水系統等，仿效天然的水循環，促進雨水的滲透、自然淨化及重用，從而提高城市的耐洪能力。就集蓄雨水方面，我們計劃在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發展項目中，興建一個集防洪、休憩和雨水收集重用於一身的人工湖。該人工湖大部分時間可供公眾作為休憩用途，在大雨時將部分雨水儲存，減低下游水浸的風險，而部分湖水經處理後，會供區內作灌溉及其他非飲用用途。政府亦繼續推動在合適的政府新工程項目中，使用中水重用系統，同時亦為鼓勵發展商採用有關的節水措施，以起示範作用。水務署正與相關部門通力合作，在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發展項目中，實施中水重用的中央系統試驗計劃。就減少九龍水塘群在大雨後出現溢流，渠務署現正覆檢"水塘間轉運隧道計劃"的詳細設計、施工方法及相關環境影響評估，以提升其成本效益，同時訂定落實時間表。代理主席，政府一直非常重視香港的水資源管理，致力實現水資源供求的最佳平衡，以確保水資源可持續使用。我們正進行顧問研究，檢討《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檢討範圍包括加強我們的應變能力及制訂新的水資源管理措施，以應對直至2040年的長遠用水需求及供應。而有關2017年後的東江水供水協議，我們已在2017年2月開始與廣東省當局商討。我們會以香港供水安全的大原則，極力爭取最好的協議。代理主席，我希望聽取議員的寶貴意見，再作回應。

大家不要以為這些日子不會再臨。

主席，早前我與其他議員有份與發展事務委員會前往東江流域進行考察的活動。我們觀察了東江和深圳供水系統的水質情況。

當然，這種考察總算是到實地視察過，留有印象，但走馬看花，看到的也是當局或內地相關機構及官員想我們看到的情況。一些實際情況可能未必得見，我們只可以發問。剛才我也聽到有議員說，發展事務委員會去年到新加坡考察時也曾遇上類似情況，指有些事未必能真正看見。無論如何，有一點我想大家應該都會同意，便是香港如今一定要減少依賴其他地方供水，特別是東江水的供應，否則，我們之前也不用表示同意在香港興建海水化淡廠了。

當全球均面對水資源危機，香港作為全球的其中一個城市，我們不能只從這角度看事情。聯合國已於2015年作出警告，如果全球各地不採取任何措施，則到了2030年，全球可用的淡水資源將會減少40%，所以我們一定要想出能實際有效地節約用水的方法，並妥善處理水的供應。香港現時計劃興建海水化淡廠，這當然是可行的措施，我對此表示支持。

2015年，淡水流失率上升至33%。據報告書估計，2004年至2015年年間，因水錶未能記錄的淡水用量可能已令水務署損失了170億港元的潛在收入。

政府對此是否真的"闊佬懶理"？因此，水管滲漏等問題導致流失的水量差不多等於本地集水區的全部儲水量。

一談到加價，便極富爭議性，但我認為大家有需要考慮這點，甚至是其他建議，包括處理滲漏等問題。

今天的議題有關水資源問題。我相信沒有人會反對要做好水資源管理，這點很清楚。但是，整個議題源於東江水統包收費問題的延伸，特別是過去一段很長時間，在統包制下，似乎我們付出的費用跟我們實際的用水量並不相符。但是，我發覺很多同事的討論似乎集中在統包與否、按量付費，或統包的比較。

第三點我想說的是，本港整體水資源運作存在很大問題，就是每一年度的漏水率。過去大家經常聽聞各個社區出現爆水管事件，但政府表示已做了很多工夫，令政府所管理的公共水管有大規模改善，由過往多於20%的漏水率，減至今天的15%。但是，根據剛才議員提到的思匯政策研究所的報告書，本港整體漏水量沒有減少，反見增加。

當然，我知道政府已曾表示會在公共水管加上檢測裝置，我歡迎這項措施，因為這樣能令政府及早了解水管的狀態，避免出現爆水管的問題。

漏水率是另一個課題，我希望政府和水務署能加強這方面的工作以改善漏水的情況。客觀上而言，改善漏水情況亦是善用水資源的一個重要過程，因為若能減少浪費的話，就等於節省水資源。剛才說過，即使政府公共水管的漏水率是15%，但亦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即每年起碼約1億立方米的水。

我希望政府能夠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主席，我們今天討論的議案題為"推動'港人港水'，守護本地資源"。

因此，我請大家不要把焦點放在如何用較經濟的方式買水，例如應採用月費計劃還是按量收費計劃。

在飲用水方面，我們並非消費者，香港政府不應以消費者的心態看待香港人的基本需要。

為何建制派議員將1997年前殖民地政府向宗主國買水的行為合理化呢？在政治正確上，這是完全不合理的。

大家不關心第一個問題，不關心政府在提供食水方面的角色為何，反而退而求其次只關注政府在運送食水的過程中有否履行應有的監管角色。

所以，我認為我們不應該任由這項"不平等供水條約"繼續存在，應該盡快主動地更改有關協議。事實上，造成這種嚴重浪費的主要原因，正如很多議員同事也提到，現時購買東江水的協議是採用"統包總額"方式，即是說按年用量估算來收費，而非按量來付費。在這協議下，本港每年均要花數十億元來支付最高供水量的費用，但每年實際供水量只達到當中約八成，變相將食水倒進鹹水海，香港用以購買食水的錢便浪費了，等同浪費金錢、浪費食水。水務署一直以來的解釋是，"統包總額"制度可以令香港在遇上百年一遇的極旱情況下，仍然能夠維持全日供水。

事實上，我記得在1963年時，香港曾經出現嚴重的旱季，東江水的儲水量大約只有50億5,000萬立方米而已，換言之，只有現時大約一半的水量。如果再發生這種情況，我們擔心不單其他城市也需求一定的供水量外，其實香港是否真的能夠得到足夠的供水量呢？既然如此，為甚麼政府不盡快提升自我供水的能力？很多時候，當我們提出水源問題時，當然會提到所謂自給自足的概念，但政府會強調，如果本地集中水量以解決問題，其實是未能達到需求，而且香港儲水量的波幅很大，亦不可靠。不過，如果以事論事，我知道並明白，香港現時的供水系統設備實在不能夠自給自足。所以，我們不只是看目前，而是長遠來看，我們如何能夠解決這問題才是最重要。

第一，正如我剛才所說，如何推動以海水化淡方式生產食水、如何回收雨水再用，或如何提升再造水的技術等。

從這數方面下工夫，以減少對東江水的需求。事實上，以海水化淡方式生產食水而言，目前東江水每立方米大約成本為8元，而將軍澳海水化淡廠啟用後，每立方米大約成本為12元，較東江水昂貴。

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這個差距可能會收窄，屆時不單可以進一步提高海水化淡水的供水量，亦可以提升購買東江水的議價能力，不會再如肉隨砧板上，任人宰割。當然，除了開源之外，還要從環保的角度來節流，節流亦非常重要。因此，政府必須加強節約用水的公眾教育，擴大海水沖廁覆蓋的比例，並控制水管滲漏等問題，這些均需要下工夫。過去數年，已有很多宗食水管爆裂事件，浪費不少食水，故此，政府需要推行上述種種措施，而我認為政府目前急切要做的是，如何改變購買東江水的方式，將購買方式由"統包總額"改為"按量收費"，為香港爭取公平合理的方法......

可是，如果使用按量收費方式，內地官員亦已向我們清楚解釋，在價錢上就不會按照現時的方式計算，而可能有另一種做法。其實，政府每年也很盡力，水務署的同事是會前往與對方討論接下來一年需要多少供水，雖然當中是設有上限，但每年需要多少億立方米的食水，其實也是有計算的，亦會盡量避免因食水過多而要倒入大海。基本上，現時已不會出現有大量東江水倒入大海的情況，便是由於已有一個靈活調撥機制，是不再存在把食水流出大海的問題了。

今時今日，我便不知道議員可以提出甚麼建議，就是香港有甚麼地方，是可以在不破壞生態環境下，興建到一個大水塘足以盛載食水。所以，我並非反對大家研究海水化淡技術，但我認為兩者是不應互相排斥的，東江水始終也是我們的救命符，萬一出現旱災，我們便會很需要它，它就是生命之水。所以，我們沒有理由說由於"排內"，不想與內地有接觸，便連食水也不要，我相信這並非市民的意見。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毛孟靜議員今天提出的"推動'港人港水'，守護本地資源"這議題相當不錯。不過，毛孟靜議員不失為過去一直挑動本港和內地關係的大旗手，她在發言時也批評說，有人問你喝的是甚麼水，當然是東江水，不過他說要用錢買的。當然，這是要成本的，沒有理由可以免費喝水。記得我們到東江參觀東江水時，我看到一段1960年代的歷史，就是香港在1962年大旱災時，港英政府被迫要求內地伸出援手。當時，英國人和內地關係欠佳，因此透過中華總商會的代表前往內地，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廣東省東江水支援。

香港能否盡自己能力節約和提升我們的水資源？兩年前，我們曾到新加坡參觀海水化淡廠，我們看過後覺得這是值得興建的，這也是國家提出的戰略部署建議，認為香港應該興建海水化淡廠，才能在水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可以自給自足。當然，這並非最好辦法，不過，我認為政府已確立了一些方向，例如將於2020年落成可提供5,000萬立方米的食水廠，日後將由5%提升至10%，大約是1億立方米的水供應。

然而，似乎政府現在提倡和運用比較少的另一個再用水的問題，就是如何把山上流下來的水，透過低窪地方儲存起來，經過淨化後可以再使用？政府在此方面的資源似乎用得很少，而且未能告訴我們，可以增量到多少，可否做到類以海水化淡廠般提升至我們用水量的5%或10%般？如果這是可行的，其實也可以減輕東江水供港的壓力。我們可以看到，內地政府將東江水以"統包總額"模式出售是非常優惠香港的。

這足以看到"統包總額"式提供水資源對香港來說是水的保證。固然，雨量較多的年份是真的浪費了，因為供水多了也不可以關水掣，即使要關水掣也要提早通知才行，所以對香港來說是浪費水資源的。我們的政府究竟有否在這方面加以充分利用，在適當的地方處理剩餘的水源，令香港日後儲備更多食水可供使用？

今次討論的焦點，其一是內地賣水的模式是否很好？有人說按量購買對香港是最好的，但我們在這一次參觀的過程中，除了聆聽內地政府解釋外，我們也聆聽了香港政府水務署的官員解釋。在"統包總額"和按量購買之間，政府花了很大努力跟內地政府討論和爭取，結果還是使用"統包總額"模式，就是為了保證香港大部分市民長期得到適量的水資源使用。

主席，清潔的食水，在全球來說都是非常珍貴的資源。在世界上不少地方，食水都非常匱乏，以致影響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因為缺水而不能有效耕作，甚至因為缺水而令日常生活受到限制。因此，不少國家在數十年來，一直努力興建海水化淡廠、研發及運用再造水，以增加食用水及減少食用水的虛耗。然而，香港人這數十年來非常幸運，可說是一直都不缺水用。

正因為不愁供應，香港人的用水量非常高。香港沒有大規模的工業生產，水主要用於日常生活，但我們的用水量卻一直高於全球平均數。港人的每天人均住宅食水耗水量達到130公升，較2004-2005年度上升了2.2公升，亦較全球平均耗水量的110公升為多，高出18%。由此可見，我們日常的用水習慣真的有點"洗腳唔抹腳"。香港每年的總食水用量為900多萬立方米，而現時香港的水塘存水量約為400多萬立方米，以現有的水塘存量，根本不足以供應香港市民一年用水所需。所以，多年來，香港大約七成至八成的用水都來自東江水，而香港對東江水的依賴程度大約與深圳、惠州相同，都是七成至八成，而東莞的依賴程度更高達九成。雖然對東江水的依賴程度相若，但在缺水的年份即天旱時，東江對港供水量不會改變，但對深圳、惠州、河源等地的供水量，則會減少超過3個至超過5個百分點。東莞對東江水的依賴程度達到90%，但缺水年份的供水量被削減得最多，達到7.8%。東江對港供水量不受旱年影響，原因是香港政府是以"統包總額"的方式購買東江水，以"統包總額"或統包制買水的意思是不管實際輸港的東江水數量多少，香港仍須就協議所訂的8億2,000萬立方米供水上限，支付每年40多億元的固定總額水價。

上一次3年合約的水價是112億元，今次這份合約則加價20%，達到134.9億元。

況且，如果真的改變統包制，改為按量收費，價格不一定比現時便宜。正如剛才很多在上個月曾一起前往東江流域，考察水質和供水設施的同事所提到，在討論應否就東江水的供應按量收費時，內地方面已即時表示，如就東江水按量收費，水價未必較現在便宜，甚至可能會有所增加。

不過，這也沒有辦法，因為大家也要想想，即使香港人在香港用水，也要向水務署繳交水費，道理其實都是一樣。我們當然希望購買東江水的費用可以減少，也敦促政府在商討協議期間盡力討價還價，爭取降低費用。剛才梁志祥議員已在其發言中提到，我們可看到特區政府官員在每次商討合約時，如何努力為香港人爭取一個合理或較便宜的價錢，正如買菜時議價一般。但是，我們不認同簡單地將統包制改為按量收費，反而應該了解兩者的收費差異，亦應該開拓其他新的收費形式。例如坊間有人提出可否訂定可加可減機制，又或是否可以研究其他可行性。因此，我們不會支持原動議，以及黃碧雲議員和梁繼昌議員的修正案，因為它們都旨在把統包制簡單地改為按量收費。我們同樣認為，要為政府就協議爭取較理想水費時留有更多彈性，所以也不同意劉國勳議員的修正案，因為當中訂定了一個很刻板的框架，要求政府跟隨。我們希望政府能想出一些新方案，令我們可爭取較合理的價錢。總括而言，我們認為要降低食水開支，政府固然要據理力爭，但我們亦應學習改變香港人揮霍用水的習慣，鼓吹節約用水。這樣才能真正減少用水，亦令我們的水費負擔得以降低。

主席，我們談"港人港水"，一定會討論的問題是，究竟那些食水是否用得其所？

此外，東江水的水價一直上升，2007年是以24億9,400萬元購買8億2,000萬立方米的水，大約每立方米的水為3.04元，至2016年水價已增加至44億9,100萬元，每立方米的水約為5.48元，在10年間，東江水的水價漲了八成。我們發現，在東江水的價格上，香港是深圳和東莞地區的3.3倍，這真的是很離奇，大家知道，國家經常表示為我們好，如為我們好，當然應一視同仁，已經不要說較為優惠的價格，只要求一視同仁便可，怎料香港支付的水價是深圳和東莞的3倍。

眾多水管漏出的水，每年達13億5,000萬立方米。

我們現在為了"統包總額"的協議，其實本港很多水塘的水需要排走。

大家可能已忘記，為甚麼會有這協議呢？其實這協議拯救了當時的粵海，粵海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曾"出事"，需要債務重組，當時債務重組的欠債達60億美元，當年是1998年，60億美元即480億港元，涉及500多間企業，遍布中國等地，債權銀行多達200間，債券的持有者有300間，債權人超過1,000間。

這協議拯救了該公司，因為所有債權銀行和債主看見，原來粵海有特區政府這個"米飯班主"，每年都一定會支付數十億元給它，於是該公司的債務重組得以過渡。我說出這段歷史，是我最想指出，沒有人送東西給香港，亦沒有人因甚麼情誼而給香港甚麼。這些說法全部都是假仁假義，只要香港少付1毫子，便會斷水。這些所有事，並非只為香港人，我們一定要爭取"港人港水"。我謹此陳辭。

在我宣布會議暫停前，我提醒議員，本會明天上午9時30分至11時將會舉行行政長官答問會，然後將於上午11時30分恢復會議，繼續處理今次會議議程上餘下的事項。